主席，2016年7月，廉政專員白韞六突然取消李寶蘭女士署任執行處首長的安排，事件引發廉署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李寶蘭女士過去表現卓越，但白韞六取消署任安排後，指李寶蘭的工作表現未達標，事發後廉署多位高層人員先後辭職，包括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和總法證會計師鄧淑妮。而原定於7月舉行的員工周年晚宴，因大量廉署人員杯葛而被迫取消。非常明顯，廉署內部及公眾都無法接受白韞六對事件的解釋。今次廉署人事動盪重挫廉署的公信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我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在立法會轄下成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白韞六取消李寶蘭署任執行處首長而引發廉署人事動盪的事宜，包括取消署任安排的過程及原因，有否涉及任何人士或機構的不當行為、濫用權力、甚至違法行為。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我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我現在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起立。

有沒有遺漏剛才站立的議員的姓名？如果沒有，共有24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職能，包括就所接獲對註冊醫生的投訴，按既定機制展開紀律程序。然而，有不少市民指出，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效率多年來一直為人詬病，而部分市民更抱有醫委會處理投訴時"醫醫相衛"的觀感。鑒於社會上要求改革醫委會的聲音日漸高漲，政府於本年3月向本會提交《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引起廣泛爭議，並隨着上屆立法會會期於本年7月中止而失效。有市民擔心醫委會改革遙遙無期。

主席，我就麥美娟議員所提的質詢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一2011年至2015年，香港醫務委員會於該年接獲的投訴個案數字分別為461宗、480宗、452宗、624宗，以及493宗。現時總積壓個案數目約為960宗，於初步偵訊委員會初步考慮、偵委會及研訊階段的積壓個案數目分別約為600宗、260宗及95宗。二2011年至2015年，偵委會處理的投訴個案及醫委會召開的紀律研訊的每年詳細個案數字載於附件。就2015年而言，經偵委會初步考慮的個案中屬瑣碎無聊或毫無根據而被駁回的個案共149宗。偵委會會議於2015年共處理129宗個案，當中57宗轉呈醫委會召開研訊、35宗屬輕微罪行而無須就該等個案召開研訊、1宗轉交健康事務委員會進行聆訊及36宗被駁回。三政府十分關注醫委會的運作，尤其是個案積壓嚴重，投訴處理程序需時長的問題。現時積壓個案的數目已達960宗。由於個案積壓，排期紀律研訊所需時間進一步惡化，由28個月增加至約36個月。此外，偵委會因應法庭判案改變運作模式亦加長了偵委會階段的處理時間。如不盡快修例改善醫委會運作，根據醫委會秘書處最新推測，一宗個案由收到投訴直至進行紀律研訊平均需時72個月。政府已向醫委會額外撥款620萬元，加強秘書處的人手支援，並為在醫委會初步偵訊階段協助進行調查工作的專家提供酬金，盡量以行政方法改善投訴處理。現時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長，秘書處的效率並非主因，而是因為《醫生註冊條例》的限制，造成瓶頸，包括：i只可成立一個偵委會；現時醫委會只有4名業外委員。

受現行法例所限，要徹底加快偵委會的調查及紀律研訊的工作，必須修改《醫生註冊條例》，才可大幅縮減醫委會處理投訴所需的時間。政府已成立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三方平台，為改善醫委會的運作提供平台，以促進醫生、代表病人權益及消費者權益的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就醫委會運作的了解及溝通，並就修例建議提出意見和討論。三方平台剛於11月15日進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上，與會者討論事項包括醫委會的組成、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現況，以及上屆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就《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提出的主要議題及關注。會議亦討論三方平台的工作計劃，並同意在未來3個月每月舉行一次會議。平台下月的會議將繼續討論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並參考其他地方的相關機制，而隨後分別在明年1月和2月舉行的兩次會議則會討論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可行建議。主席，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刻不容緩，因此，政府計劃於明年上半年盡早向立法會再次提交《醫生註冊條例草案》。

所以，政府認為若要徹底改善醫委會的運作效率，並大幅改善現時處理投訴的等候時間，便必須修訂《醫生註冊條例》。

我相信透過這個三方平台，大家可以坐下來，由政府和醫委會秘書處提供相關資料，進行實在的討論。我有信心我們可以澄清這些存在於不同持份者之間的錯誤理解，從而盡力掃除所有對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障礙。
主席，研訊時間過長其實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局長可以迴避問題，說與秘書處無關，但律政司人員亦全屬秘書處的人員。

我的補充質詢是，醫委會被批評處理投訴效率欠佳，請問局長是否願意制訂服務承諾，以解決投訴個案擁塞的問題？如會，詳情及時間表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至於陳沛然議員詢問我們可否制訂服務承諾，對於這一點，我必須指出，正如在公共醫療服務中，我們可採取的做法是盡量提升服務效率，醫委會亦如是。但是，就處理投訴個案而言，實際上可否訂立一條死線作為服務承諾，我相信仍然有困難，因為這與每年接收的新增投訴個案有關。

主席，醫委會的秘書處職員其實是政府公務員，而醫委會多年來的主席都是政府屬意的醫生代表。時至今日，政府對醫委會的所有工作，除了鞭策外，從沒承認責任。

我想問政府一個問題。如果連這麼簡單的調解也做不到，對秘書處工作積壓的問題亦不承認責任，那麼，政府是否是時候將醫委會交回醫生自行管理，不再由政府操控，包括秘書處及多名領導人員？
主席，郭議員提出可否就醫委會的投訴處理採用另一種模式，例如加入調解方式以提高效率，對於這一點，我們一直持積極的態度。不過，調解是否如郭議員所說，是很簡單的做法，我未必完全同意，而我相信郭議員自己也明白。

調解會涉及各種人員，包括秘書處人員、法律人員及調解員，甚至是否需要醫生參與。其實，這要視乎具體工作情況。

主席，從病人的角度，上屆拉倒《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絕對是大錯特錯。主席，我在此必須強調，過去曾有醫療個案在醫委會兩次不獲受理，但該宗個案卻民事索償成功，然後醫委會才推翻原有的兩次裁決，令"醫醫相衞"的印象深入民心。既然現時有三方平台，為日後通過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打下基礎，究竟三方平台到目前為止有否具體構思或已經實行的措施，可避免這些"有冤無路訴"的個案再次出現呢？

然後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會議上，我們會集中處理如何在下一步就修訂《醫生註冊條例》達成甚麼共識，希望條例草案再次提交立法會時，能盡量減少爭議，盡快獲得通過，以改善醫委會的運作。

有大嶼山居民指出，為把握大橋落成通車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機遇及促進大嶼山持續發展，當局有必要盡快解決大嶼山目前經常出現因道路超荷而交通擠塞，以及交通基建設施不足的問題。

主席，現時大嶼山北面的發展主要包括東涌新市鎮、香港國際機場、迪士尼樂園等基建及旅遊設施，其對外的交通聯繫主要依靠北大嶼山公路、青馬大橋，以及港鐵東涌線和機場快線。

為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政府已就整體交通網絡作出規劃，以應付新增車流。往來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車輛可使用新建通往香港國際機場的連接路，以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往返市區或新界。路政署早前評估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南段未能於2017年年底完工，在過渡期間往來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車輛可取道機場路和北大嶼山公路而無需經過東涌市中心一帶的道路，因此，不會對東涌市中心的交通帶來直接影響。發展局聯同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於今年1月就大嶼山發展提出初步策略建議——北大嶼山走廊會集中發展策略性經濟及房屋；而東北大嶼會發展成為休閒、娛樂和旅遊匯點；並研究發展"東大嶼都會"成為核心商業區；至於大嶼山其他地區則會用作自然保育、休閒、文化及綠色旅遊。未來運輸基建會配合相關發展規劃。就周浩鼎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根據運輸署的觀察，大嶼山各道路行車現時仍大致暢順，並未出現經常性交通擠塞的情況。

嶼南各道路現時的交通流量偏低，鮮有交通擠塞的情況。運輸署一直密切留意嶼南各道路的使用情況，並在有需要及可行時，和路政署進行改善工程，例如路政署於2009年完成東涌道擴闊工程，大幅改善大嶼山北部和南部之間的交通。二路政署近年亦在嶼南的道路，包括在羗山道及嶼南道的不同地點，完成多項改善行車道彎位的工程，進一步提升行車安全及暢順程度。截至今年11月，已完成羗山道的10個路彎改善工程及嶼南道的4個路彎改善工程，餘下的7個爭取於明年年底完成。此外，運輸署一直留意大澳的交通需求，並考慮是否有需要興建一條連接大澳至東涌的沿海公路。不過，由於交通需求量不足及環境保育因素，加上現時東涌道亦足以應付往來大嶼山南面和北面的交通，至今未有足夠理據支持興建該連接路。政府一般會因應地區的發展去規劃交通基建。除了大嶼山北面及東北面以外，大嶼山其他地方主要作保育和休閒等用途，並不建議作大型發展，故日後是否有需要興建連接大澳至東涌的沿海公路，要視乎具體的發展規劃、時間表及預計產生的交通需求等因素。三根據運輸署的觀察，雖然東涌鐵路站對出的上落客點在繁忙時段較為繁忙，但東涌市中心各道路、赤鱲角南路及機場島各道路均行車暢順。現時設有多條專營巴士路線往來東涌市中心、機場島及全港各區，照顧市民日常的生活需要。

就於大嶼山興建區域性高架單軌鐵路系統的建議，可在該研究中作探討。主席，發展局及規劃署現正進行《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

運輸及房屋局一直有參與上述研究中有關運輸基建的規劃工作，並將予配合展開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探討大嶼山、新界西北和新界北部等地區規劃發展所需的運輸基建，以應付新增的交通需求，回應經濟民生的需要。鐵路及策略性道路均屬龐大投資的運輸基建，必須建基於總體發展需要，顧及社會和經濟效益。政府的運輸基建規劃理念是，運輸基建和發展項目應該並行，並善用公共資源。
主席，如果運輸署認為姜山道、嶼南道的交通沒有問題，那麼該署只要留意打風落雨時發生的交通意外，便會知道問題的癥結。運輸署表示往來機場島和東涌的交通沒有問題，我認為該署只是對問題視而不見。現時往來機場島和東涌市中心的巴士基本上是"兜來兜去"。機場三跑工程將來落成，預計可創造14萬個就業職位，從而鼓勵東涌居民原區就業。由於東涌人口日後預計會增至27萬人，必須於該區提供集體運輸，例如建設輕軌。當局也可督促港鐵進行研究，把東涌線伸延至機場，讓居民乘搭港鐵直達機場。同時，旅客也可選乘機場快線，以此"雙軌並行"的方法，大量疏導將來人口增長帶來的交通需求。我希望局方能夠正視這個問題，並且督促港鐵進行相關研究。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現時的交通情況，也是建基於運輸署對有關道路的流量和車流進行的評估和觀察。當然，每當交通意外發生時，我們首先會緊急處理有關意外，並以其他方法疏導交通。我想指出，局方考慮整體交通基建發展時，一般會根據流量趨勢進行評估。至於機場島將來因三跑道系統工程落成而導致人流增多，或工程建造期間工人數目增多等因素，我們當然會加以考慮。在大嶼山下階段的道路發展網絡進行規劃時，有些地方是否須擴闊道路？又或如周議員剛才指出，鑒於將來在機場島工作和使用機場島的旅客人數將會增加，局方是否應考慮進行其他交通基建項目呢？加上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大嶼山發展帶來的新增人口和交通需求，我們在將來進行整體交通研究時當會一併探討。
主席，我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出的這項質詢，我也想回應其主體質詢第二部分，關於改善大嶼山旅遊景點一帶的道路網，包括加快連接大嶼山、昂坪及羗山一帶擴闊道路的工程。

可是，這說法存在矛盾，因為這裏談到的每日設計容車量是限制車量的設計流量，而現時平均交通流量大概只有20%至50%。

對於現時整個大嶼山的道路網絡發展，政府官員應該高瞻遠矚，並且配合發展局即將在立法會設立有關發展大嶼山的小組的工作。

我們不應只看車輛流量，因為車輛流量受到限制，而且還有保育問題。如果牽涉保育問題，整個大嶼山根本無法進行發展......

主席，就周浩鼎議員的3部分質詢，我在主體答覆已指出現時運輸署所觀察到的車輛流量和交通擠塞情況。

主席，隨着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大家可以預期駕駛私家車往返大嶼山的市民會大幅增加，東涌隨時會出現"迫爆"的情形。政府當局有否研究在鄰近口岸的地方，例如東涌、小蠔灣以至機場島提供更多泊車位，甚至考慮興建多層停車場，做好交通接駁以達到分流效果，以滿足市民及旅客的需求？
主席，位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停車場將會提供約650個停車位，但由於大橋通車後不會有車輛從其他地方來港並且駛進市區，而且屆時亦會有其他交通工具，包括行走大橋的穿梭巴士，提供有關的交通服務，所以，我們預計市民對停車位的需求未必那麼大。不過，發展局為香港口岸進行進一步發展規劃時，也會考慮新增停車位的可能性。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最後一段指出，"政府一般會因應地區的發展去規劃交通基建。除了大嶼山北面及東北面以外，大嶼山其他地方主要作保育和休閒等用途，並不建議作大型發展"。請問局長這段說話會否成為現時大嶼山"南保育、北發展"的指導綱領，確保即使將來進行具體發展規劃，也不會成為大型發展項目？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闡述了政府就大嶼山發展的方向性看法，當然，這也是發展局和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在現階段的初步策略性建議。大體來說，大型發展會在大嶼山北及東北進行，此外還有東大嶼都會發展，而嶼南大抵會進行與保育、旅遊、綠色旅遊等有關的項目。在將來進行交通基建規劃的時候，我們須考慮整個大嶼山發展的布局。

主席，我是問政府會否確保不會在嶼南進行大型發展項目。

我難以作出補充，因為這是一項由發展局局長主導的規劃工作。我今天主要會就已公布的大嶼山發展初部構思作回應，但若有關規劃在聽取公眾意見後獲得肯定，運輸及房屋局——因為本局也會參與策略性運輸基建規劃——一定會予以配合。
主席，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土木工程拓展署將會進行研究，包括在2017年年初為大嶼山進行整體交通及運輸研究。事實上，工聯會曾經多次提出，甚至在本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取消青馬大橋收費。現時青馬大橋的收費既未取消，興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收費亭更已興建完成。這意味日後所有連接大嶼山的道路全都是收費道路，政府會否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在進行研究時，同時研究在交通費方面，可否取消青馬大橋收費，以及取消日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收費，以紓緩東涌居民或上班人士的交通費負擔呢？

可是，如果基於交通考慮，例如不設收費會更有利維持交通順暢和效益，我們會另作考慮。所以，我們難以一概而論，而要視乎每條收費道路或隧道的具體情況。
主席，就主體答覆提到的一些資料和情況，我希望局長作詳細解釋。

就此，政府會否考慮容許多些道路禁區使用者使用嶼南道呢？例如，不少車輛在星期六、日會前往大澳，基於現時的交通流量數字，當局可否進一步開放讓更多車輛進入大澳呢？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到，有些嶼南路段屬封閉道路，車流受到限制，主要原因是政府一直重視大嶼山保育，希望嶼南路段的車流量不會過分增多，因此嶼南道的設計容車量為8,000架次。

主席，現時，有不少非技術員工受聘於外判服務承辦商，為政府部門提供清潔及保安等非技術服務。據悉，他們所獲薪酬福利的水平遠低於職責相若的公務員及其他私營企業僱員的水平。部分外判商甚至於外判服務合約完結時，以各種方法逃避向外判員工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責任。

主席，局方的回應也是意料之內，但我仍想跟進數點。

政府會否考慮將部分外判員工轉為長期聘用或直接聘用的僱員？第二，高等法院在2013年一宗涉及一間清潔公司的案件的判詞中指出，如工友簽下標準僱傭合約，當外判商未能在原來的地方中標時，他們應向工友支付遣散費。可是，我想告訴局長，現實是很多外判商在合約結束後，便會使出各種"蠱惑"招數，例如鼓勵員工自願離職，又或威嚇員工，指如他們不自願離職，接手的公司即不會繼續聘用他們......

主席，工會一直反對這種外判安排。

我發現食環署的欠薪個案有32宗；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有8宗，當然房屋署的個案也有33宗。

主席，我曾在人力事務委員會要求有關當局檢討政府外判清潔服務的招標機制和扣分制度。

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會否考慮全面檢討有關機制，又或調整評分制度中價錢和素質的比例，由現時的7:3調整至5:5？

第四項質詢。

據悉，現時有不少先進國家已制定檔案法，就涉及社會及民生政策的重要公共檔案的保存、管理及公開等事宜作出規定，以確保公共檔案的完整及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一直只透過不具法律效力的行政指令和指引，規管公共檔案的管理事宜。

截至今年4月，現屆政府每年平均銷毀近3億張文件，是上兩屆政府的兩倍。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在過去10年一直拖延立法的情況下，按照檔案存廢期限表把具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檔案處的數目為何？我們想看看當中的趨勢究竟是有所增加，還是反而減少。

主席，公共檔案是保存重要的政府和社會資料的根源和基礎，而電子檔案在科技發展和網絡技術普及下的重要性亦與日俱增。政府在2014年曾經確認會考慮全面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並為各部門訂定適當的時間表。有兩方面我較為關注，便是電子檔案的存廢和保安的問題。請問政府，已經試行或採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政策局和部門有否統一的電子檔案存廢和保安標準，特別是涉及跨部門的重要檔案？

主席，有傳媒報道公眾查閱政府檔案的比率有所下降，當然，我不知道這些數字的真確程度，所以，我想問問司長，究竟公眾查閱政府檔案的情況如何？

主席，梁振英政府銷毀的檔案遠較前屆的董建華或曾蔭權政府為多。我聽到司長的答覆也感到很錯愕，大家也知道最近有橫州事件或醜聞，政府最初說是"摸底"，沒有紀錄，接着改口說有一些紀錄，然後又說不止1次的紀錄，而是有兩次的紀錄。這是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政府竟可以在不同場合，在鎂光燈下胡亂將事實扭曲，政府已經到了為所欲為......

司長剛才提到檔案可以讓香港市民了解歷史，我想補充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檔案法的設立可令公務員在行事時戒慎恐懼，知道公眾會監察，如果他們不跟從法例行事，須承擔法律後果。行政措施或現時的《公開資料守則》無法保障公眾知情權，也無法對政府實施足夠的監督。我想提出一個具體的問題，司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的前言中提到，檔案管理制度已參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包括英國、美國及澳洲等，亦派員前往海外考察及交流。

司長剛才答覆時說當中可能很多是表格，但我看不到為何梁振英上場後會特別多表格，又或是2014年特別多表格，反而在2014年比較多的可能是香港發生了一些十分重大的事情，而梁振英會否在這些情況下銷毀全部紀錄呢？我想問司長，已經銷毀的檔案有否存檔？

主席，據報，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一名前院長被控於2002至2004年期間非禮兩名智障女院友，但獲判無罪。此外，該人於2014年被控與一名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但律政司基於事主不適宜出庭作供，在本年5月撤銷檢控。該案件引起公眾對該類院舍的監管、院友權益所受保障，以及針對性罪行的執法情況的關注。

主席，就陳恒鑌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2008年8月於香港生效，《公約》所載殘疾人士的權利已透過不同的法例，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我稍後提及的《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等，以及其他措施予以實施。

社會福利署的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不時對院舍進行突擊巡查，以及在收到對個別院舍投訴後迅速到相關院舍作出突擊巡查。牌照處如在突擊巡查或調查投訴時發現院舍違反《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的規定，會因應院舍違規事項的性質及嚴重程度，向院舍發出勸諭、警告或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向院舍作出書面糾正指示。若院舍持續欠缺改善，牌照處會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及實際違規情況提出檢控，或考慮撤銷有關院舍的牌照/豁免證明書或不予以續期。在2014-2015年度至2016-2017年度，牌照處發出共1,142次勸諭及30次警告，並撤銷1間院舍的豁免證明書。

主席，資助院舍宿位長期不足，尤其是殘疾人士院舍，有時鑒於院舍一位難求，院友遇到不合理或被虐待事件時，只能啞忍。局方提交的數字顯示，局方曾發出1000多次勸諭及30次警告，只有1間院舍被撤銷豁免證明書。

局方有何具體措施加強監管及增加宿位？在幫助檢控工作上，當局可改善法院設施，以鼓勵或協助兒童或智障人士受害者出庭作供。當局會否考慮設立專屬法庭處理此類個案？

我想強調一點，我們一定會在這方面對症下藥，絕對不會手軟，也不會姑息。即使是一宗違例事件，我們也會高度重視，以確保院友的權益，特別是需要特別關心的智障人士和弱勢社群。

另外，我們將在觀塘啟能庇護工場及宿舍舊址設立一所綜合康復服務大樓，工程剛開始，竣工後此設施將共提供300個宿位，以應付對上述類別宿位殷切的需求。當然，不止這兩項計劃，其他計劃將會陸續推出。我們會爭分奪秒，利用分別位於屯門、大埔及西貢3間中小學的空置校舍，興建綜合社福大樓，提供一些殘疾人士宿位。所以，我想大家明白，我們有整套短、中、長期的計劃以增加優質的宿位。

我們贊同法律改革委員會最近就改革相關法例提出的建議，希望能夠為殘疾人士爭取公義。然而，與其在問題出現後補救，不如防患於未然，往往可能更有效地幫助殘疾人士。

主席，就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提及的《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我有以下的一些補充質詢。關注康橋之家性侵案的一個工作小組"永別康橋"早前就加強院舍防止性騷擾及改善合理便利措施，曾經前往平等機會委員會請願。平機會指出會就殘疾人士院舍涉及性侵的事件，舉辦一系列講座，以加強防止性騷擾的宣傳，對象特別針對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及社工。然而，我們看到在康橋之家的性侵案之中，與殘疾人士院舍營辦有關的《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其實沒有訂明院舍處理性騷擾問題的指引。所以，我想問局方，為了顧及不同性別的院舍職員及院友在院舍裏有適當的安排，局方會否考慮在《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內制訂一些防止性騷擾的指引呢？而局方有否相應的措施，例如講座或其他服務，以加強殘疾人士服務機構的服務者對防止性騷擾的認識呢？

主席，一石激起千重浪，10萬位香港市民的聯署凝聚了一個訴求，就是我們不要再看到下一間康橋之家。主席，現時全港有312間殘疾人士院舍，有八成未獲發牌，251間院舍要靠豁免證明書來維持經營。較早前，感激傳媒的幫忙，揭發現時院舍的環境多麼惡劣、院友被虐待、因人手不足而讓院友當員工。到了今天，一位前院長一而再、再而三涉嫌性侵犯其管理院舍的院友。各位，我們是否忍心看到這種情況繼續發生？《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在2011年生效，2013年實施，到了2016年的今天，八成院舍仍然未獲發牌照。我想問局方，在這種情況之下，局方唯一一次"釘牌"的院舍就是10萬人聯署關注的康橋之家。請問局方有否時間表，協助現時八成靠豁免證明書經營的院舍達到發牌標準，並以正式牌照繼續經營？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兩條腿走路"，因為有很多硬件問題也不是一下子處理得到的，例如牽涉到消防處、建築署、屋宇署等，有很多程序要處理。還有資源方面，我們首先向所有院舍，不論是私營或津助，提供協助，由獎券基金承擔百分之一百的費用。

所以，我們決定用這個3年時間表來處理這事。

第一，就是舉證和檢控困難——關於這類性侵犯和虐待案件——我在上次公聽會已說過，可以在服務中度至嚴重殘疾人士的院舍範圍內，所有牆角等地方安裝CCTV，解決受害人出庭作證的問題。第二，就是立案的問題，上次局長表示會聘請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做院舍督察。

第一，我們會深入研究這個好建議，即安裝閉路電視。

去年12月至本年6月，扶貧委員會就退休保障進行公眾參與活動。

同期，有不少民間團體另行舉辦多場諮詢會，亦有學術機構進行民意調查，其間共收集到約18000份意見書，大部分民意均支持採用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保方案。另外，上屆立法會的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就此議題進行多次公聽會，並於今年7月提交報告，促請現屆政府在任期內制訂退保的具體執行方案。

政府會如何收納和討論這個方案？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剛才也提及預留了500億元來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究竟這500億元現時打算如何運用？

第一，這500億元突顯出本屆政府的決心、誠意和承擔，顯示政府是重視此事的。我們在有方案和大方向，以及知道應該如何走這條路之後，我們須向財務委員會提出申請，並正式取得財委會的批准，屆時我們會向大家全盤交代，因為這是與有關的方案和方向息息相關的。如何動用這些資源、如何動用這筆預留的款項，須視乎方向和方案，因此，我們在本屆政府任期完結前會向大家交代。

主席，我想重申一點，政府在退休保障方面是高度重視，而且有承擔的。政府亦希望在任內——在我們尚餘的時間內——能夠得出清晰的路向，向大家作出交代。

主席，我們現在的時間表是在年底前，獨立顧問——顧名思義，既然是獨立顧問，我們須給它空間來運作，我們不是指示它做功課的——但合約規定必須在年底前提交報告。在收到報告後，我們必定會第一時間在扶貧委員會作交代，因為是扶貧委員會作主導的，也會提交福利事務委員會。

今天已經是11月23日，我想問在1個月內是否能夠提交報告？
主席，我們無法提供確實日期，但我剛才已經重申，在下月底，即年底，在12月內必須提交報告，因為我們也須處理這件事。

主席，雖然諮詢期已過，但據了解，坊間對建議方案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更在諮詢期內提出建議，修正諮詢文件內的方案。此外，羅致光博士亦提出了"年金"的想法，可見這次退休諮詢未夠全面。我想問當局會否考慮坊間的建議，再提出修訂方案？若會，具體時間表為何？

在主體答覆內也提及，在我們接獲的18,000多份意見書當中，不單止是討論每月向長者提供一筆所謂現金津貼，而是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包括年金、逆按揭、安老按揭，亦提及其他支援，其實是多元化和多樣化的。

因此，我們希望我們提出的建議和方向能夠顧及各方面，包括議員剛才提及的民間意見，這些我們必定會一併考慮。
主席，我想問局長是否記得在4年前，即2012年，也是大概這個時間，當局就長者生活津貼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惹起很大爭議。我們要求不設資產入息審查，建制派也覺得那個資產上限過於嚴苛。當時局長承諾先推出，兩年後再檢討。

那麼，你便是"走數"了，即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不會檢討和放寬。如果一直也不推出共識方案，那麼長者生活津貼便會繼續沿用這個方法，那你便是食言了。

我們是機動的、靈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以長者為先，以長者的利益為依歸。我們一定會謹記這點來做的。
主席，我問局長現屆政府會否檢討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制。
主席，我跟大家說，我們在整體規劃未來退休保障的過程中，會同時研究這一點，一定會看。
主席，我非常認同局長所說，在政府規劃未來退休保障時，是會作全盤考慮的。但是，在政府的文件及在各類型的諮詢會上也可以看到，今次所說的全民退保，其目的與我們一直實行的強積金的目的有重疊的地方。此外，在操作上，很多"打工仔"亦須面對可能須繳付兩項供款的情況。請問局長在這樣的原則和方向下，在一個全盤考慮的情況下，政府有沒有取消強積金的計劃？

我們有4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社會保障。其實這是無需供款的，全部使用政府資源，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這些大家已經很熟悉；第二根支柱便是強積金，即是說與就業掛鈎，由私人管理的，但大家也知道政府在早期曾經注資；第三根支柱便是個人儲蓄；第四根支柱便是其他非現金項目，例如醫療、乘車優惠，甚至其他個人資產等，4根支柱互補不足，其實是互相扶持的，所以，強積金有其保留的價值和必要。

鄭松泰議員，請坐下。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政府的目標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完結前，為退休保障訂出清晰的未來政策方向。"我想這個所謂政策方向便是：究竟這項退休保障會是全民的，還是採用經濟和資產審查的方式？此外，政府在主體答覆亦表示，對於這兩個方向，市民的意見紛紜，即是說，這是一個政治決定：究竟全民的還是設有經濟審查的。我想問局長憑甚麼在他任期完結前，為下一屆政府作出這麼重要的政治決定？

大家也知道，在討論期間提出的意見很激烈，意見紛紜，出現很多矛盾，但我認為我們應面對現實，迎難而上，希望能夠透過今次的辯證，在社會上清楚地討論這一件事，如果在公布方向後，大家也接受，我們便會有出路。大家也知道，在討論期間提出的意見很激烈，意見紛紜，出現很多矛盾，但我認為我們應面對現實，迎難而上，希望能夠透過今次的辯證，在社會上清楚地討論這一件事，如果在公布方向後，大家也接受，我們便會有出路。所以，請大家給予我們空間和時間，我們希望能在矛盾中找到一條大家均認為可行的道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長者可以受惠。

政府法案：首讀。

主席，我動議二讀《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6年11月2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6年稅務條例公告》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繼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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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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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鋪的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但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提出首項議案的議員，我希望將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目睹的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代理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與新民黨均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和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與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今天，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和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因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鋪選擇不多而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眾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代理主席，領展肩負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超過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問題。香港房屋委員會在2005年以極具爭議的條件將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可分拆出售。不過，如果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便無效；如果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亦屬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

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鋪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市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捱貴餸"。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製造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的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天，而在建華於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鋪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外判商旗下商鋪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控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在此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領展上市後已經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出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或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戶不少於6個月的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也要站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代理主席，近年不少商戶因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樓宇的平均租金均有明顯跌幅。其中以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的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租金升幅更超過10%。

所以，我和不少市民均希望，競委會能夠就領展的商鋪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能夠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該主動調查和研究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競爭條例》第21條所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的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的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及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我剛才也提到，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衞生、街道清潔、文康設施和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着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架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又能否聽到市民的需求呢？今天的議案已經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竟然沒有出席回應今天的議案和我們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可以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需否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和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和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市民的需要。代理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提供良好的市政服務和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

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和商場後，在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和商場帶來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較以往乾淨及整齊，但卻同時因領展的營商手法而產生其他問題，包括大幅加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及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均是備受爭議和批評的。林鄭月娥司長曾經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3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應否改變現時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有否達到其訂下"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的抱負為依歸。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5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邵家輝議員、尹兆堅議員、柯創盛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不過，根據過往討論領展課題的經驗，每次討論領展的問題時，都難免要與原議案的前言一樣，回顧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即現時的領展的成立。2002年至2003年期間，本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的雙重夾擊，經濟陷於低谷，而香港房屋委員會在配合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孫九招"下，宣布停售居者有其屋和租者置其屋計劃的公共房屋，令房委會的財政狀況頓時陷入困境。預計在三數年間，220億元的現金結餘將會耗盡，變為55億元的赤字。在這背景下，房委會在2003年7月，通過出售商業設施的決定，希望透過退出商業運作，改善商業設施效益的同時，籌集資金，集中精力維持公屋輪候3年上樓的目標，而此正是2005年領匯上市的主因。民建聯認為若原議案提及領匯上市的歷史，更要清楚講述出售資產的原因，令內容更完整。代理主席，當年社會主流的聲音是認同領匯上市，亦對領匯實踐其就改善商場、街市經營和購物環境所作出的承諾抱有期望。可惜，領匯上市後，領匯管理公司將過去對商戶、對居民，以至對社會的承諾拋諸腦後，一昧以利益掛帥，激起社會的不滿。例如，當年領匯的行政總裁蘇慶和曾說領匯的任務是開源節流，而開源並非要加租，故首要之務是改善商場的營商環境；至於租金方面，便要詳細分析每個行業的負擔能力、商場提供的環境和市場的大氣候，再與商戶討論合理的租金水平。結果是在領匯上市後，加租變成開源的主要手段，而翻新商場後大幅加租更成了現時的常態。另一個違反承諾的例子是，同樣有關蘇慶和談及租務政策時的說法，他曾經公開向傳媒提及，將會尊重房屋署的慣例，保持最少3個月續租通知期，並承諾原有的商戶可以優先續租。此外，領匯又會蕭規曹隨，不會改變70%散租戶、30%大租戶的比例。結果，領匯上市後再次"反面不認人"，大幅改變商戶的組合，一面倒傾向大租戶、連鎖店，拒絕與原有租戶續租的事件，更是此起彼落，幾乎未曾停止。然而，領展的大商場中，小商戶佔整體商戶的比率，莫說當年承諾的七成，或領展現時所說的六成，恐怕連三成也沒有。代理主席，我在此必須強調，民建聯是基於當年的客觀情勢，支持領匯上市，但絕對不接受領匯背棄承諾，更反對今天領展賺到盡的經營手法。對於領展違背上市的承諾、不顧企業社會責任、不理小商戶的死活、持續加租，甚至拒絕續租，迫使屋邨內的老店結業等，民建聯表示憤怒。過去，我們也曾將大家的聲音、居民和商戶的不滿，付諸實質的行動，例如組織居民向商戶和領展提出抗議和請願，更召開記者招待會，亦向運輸及房屋局、司長和特首提出各項訴求和建議，以應對領展獨大的局面。不過，領展上市已經是客觀的事實，已是"潑出去的水"，要打破領展的壟斷，增加市民的購物選擇，以及擴闊小商戶的經營空間，回購絕對不是好方法，亦未必行得通。因此，民建聯認同原議案的方向，應在回購以外尋找方法。今年5月，民建聯約見政務司司長，當面向司長提出4項建議，以制衡領展壟斷。這4項建議包括：第一，我們要求政府敦促新成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和運作模式主動進行調查，研究當中有否涉及違反《競爭條例》。而就我們的觀察，領展及其街市的外判商，一方面主宰街市的檔位分配和租金，另一方面又直接"落場"經營；表面上，已令人懷疑領展及其外判商，利用市場權勢妨礙、限制或扭曲某個區域街市的競爭。第二，我們要求政府在領展擁有區域壟斷的地區，透過興建公眾街市、社區商場，或在地區諮詢意見後，開設墟市/市集，增加商鋪及檔位供應。就此，我們亦進一步收集地區意見，進行地區諮詢，在天水圍、馬鞍山、將軍澳、九龍東、東區及東涌物色了地點，興建公眾街市及墟市。我們已把具體地點的建議送交當局，希望局長在今天稍後發言時也能給我們一個正面回應。第三，我們相信興建街市難於一年半載內完成，故此我們提出一項臨時建議作為過渡性方案，便是當局在未能夠提供其他購物選擇前，應為公屋及屋苑居民提供接駁巴士服務，接載居民來往鄰近的公眾街市，以便居民購物。

例如，領展在轉售廣田商場予新投資者後，新投資者要求社福機構在繳交相等於租金八成的管理費，這做法簡直極端離譜。

同時，新業主必須遵守房委會及領匯買賣契約中附加的"限制性契諾"，繼續以優惠租金把商鋪空間出租予由政府部門提名的非牟利社福及教育機構。若有違反地契或契諾，當局必須嚴正執法，以保障居民、社福及教育機構的權益。代理主席，我們深信，要制衡領展獨大，最有效的方法是引入競爭，為居民及中小企提供真正選擇，而興建公眾街市及商場是最直接而有效的辦法。不過，基於土地的客觀限制，並非所有地區都有合適的用地可興建街市及商場，故此我們認為，如果在某些地區有合適的領展商場，當局大可研究策略性購回個別商場或街市，以扭轉區域商鋪供應的既有格局。基於這個策略考慮，我們會支持相關的修正案。至於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大致認同修正案的主要內容，不過不同意在南大嶼山作大規模發展，特別是新市鎮這類大面積的拓展項目，故此我們未能支持該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當街市變成地產項目，我們的社會將變成怎樣呢？

它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為了賺錢，沒有其他目的，它運用投資地產使利潤最大化，它代表的那些在背後的股東購買這基金，純粹因為如果這基金投資有道的話，便賺到最大利潤。

本來我們無須被人剝削，而是可以以相對廉價的租金將這些公共空間租給小商戶，讓他們做小生意，而所出售的物品的價錢亦符合當區居民的經濟能力和負擔能力，這便是一個社區的營造，本來整個設計是很不錯的。但是，我不知道為甚麼我們的特區政府，加上在座很多議員和政黨當年都支持這樣做，今天後悔莫及。

物價飆升背後的現象便是這些投資公司要把租值提升，租值提升有甚麼好處呢？當整體資產價值上升，股價便會上升，公司便會賺錢。

到了今天，連建制派都通通出來表示這樣太離譜了，可能你們都悔不當初。不過，我在這裏要向盧婆婆和當年力抗領展的朋友致敬。你們今天在這裏說要怎樣控制領展的惡行，實在已經太遲。但是，太遲也要做些事，不要好像梁振英般只是出口術，明言沒有興趣回購，然後便不了了之。更甚的是，領展還要分拆出售，外判給其他公司營運。

我們的申訴部近日也收到房署外判設施的小商戶的申訴，情況完全一模一樣。

政府只叫市民自己在街上周圍巡看，當看到某個可能適合的位置後，又要找出是哪個部門負責，再逐個部門申請牌照，這是沒有可能的。如果說會以墟市作為一種策略，從而與規模如此龐大的領展競爭，又或如果希望制衡它，政府便需要有一套政策和系統，但現時卻完全沒有，缺乏一站式的方法。此外，在透明度方面也並不理想，最基本也應該向市民交代在領展當年與房署和房屋委員會簽訂的合約中，有關出售後的情況為何。另外，有關出售的安排，例如停車場不可以整體出售，但現時有些又可以分拆出售，究竟整件事情是如何安排呢？政府必須讓公眾有機會看清楚整件事情。所以，不論在透明度、問責或對於當年作出錯誤決定的責任上，我認為政府也需要亡羊補牢，立即公開資料及制訂一套完整政策，讓墟市在香港能夠得以成功。
代理主席，今天十分有趣，我和張超雄議員應該也是在2005年時，目睹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在這個立法會的建制派保駕護航下獲得通過。

依我看來，這些是贖罪辯論，因為當時凡是政府的政策，他們也支持，又認為凡是政府做的，也一定是對的，令領匯得以上市。最近有傳媒訪問盧少蘭婆婆，她相當健康。

那些錢並非來自我和你，亦非來自政府官員，而是來自最低收入的一群，因為屋邨是最多低收入、單親家庭居住的地方，全部也是"血汗錢"。

為何要繼續將小商販趕盡殺絕？為何仍然要助紂為虐，容許他們加價？

它敷衍塞責地以"做得不好"作為藉口，繼續維持傷害最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政府放棄了一些規劃標準，包括為每55戶設1個檔位，將這些於2009年前曾經採用的標準全部置之不理，簡直不知所謂。

政府不思進取，然後推諉說沒有方法。

除了我們的保皇黨現在因當時在2005年支持政府而要贖罪外，政府亦應贖罪。

政府對屋邨居民虧欠很多。我不希望當今天的討論完結後，政府又繼續扮作很體諒我們的要求，但卻愛莫能助，因為第一，他們不會改變外判制度；第二，他們一定不會再興建由食環署管理的街市，以及第三，他們沒有資金回購項目。在這超過10年的時間，政府養肥了對沖基金、基金和行政人員，他們賺取的金錢全都有來源，就是來自社會上最低層、最沒有討價還價能力、一定要申請公屋和住在這些地方的人，他們受着最大的苦。如果政府真的以民為本，一如"689"梁振英或多位局長般常常把重視民生掛在嘴邊，我相信即使這種情況未必完全得以改善，但在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中，政府總可找到一些方法協助改善這種情況。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容海恩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及5位議員提出修正案。這項議案涉及多個政策局的政策範疇：有關競爭法的事宜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範疇；公眾街市及墟市屬於食物及衞生局的範疇；地區行政屬於民政事務局的範疇；而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物業管理則屬於運輸及房屋局的範疇。

《競爭條例》的主旨是通過禁止反競爭行為來促進競爭，條例訂明3項"競爭守則"，分別是"第一行為守則"、"第二行為守則"及"合併守則"，以禁止3種反競爭行為。競爭事務委員會作為《競爭條例》下的獨立法定機構，歡迎公眾和相關界別舉報懷疑違反《競爭條例》的個案。根據《競爭條例》，競委會必須有合理因由懷疑違反競爭守則的行為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便可以進行調查。競委會根據其《調查指引》中所述的考慮因素，會獨立決定是否處理某一個案。為了能有效地進行調查及保障有關各方的利益，競委會對於會否處理或調查某宗個案，一般不會公開評論，也不會就已完成的調查公開報告。第二個範圍是新公眾街市。政府的一貫政策是致力確保提供新鮮糧食的購買渠道，讓市民有合理選擇。除了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房委會分別管理的公眾街市外，不少市民亦可以到其他私營街市、超級市場或各式各樣的零售店購買新鮮糧食。市民選擇從哪些渠道購買新鮮糧食亦會隨着社會經濟、生活習慣和購買力等不同因素演變。我非常明白部分市民認為現時領展管理的街市物價偏高。作為商業營運者，領展當然會顧及盈利，而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亦會照顧股東的利益。

換言之，不應該單以商業決定為依歸，而忽略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在這個前提下，我十分了解當區居民——尤其是基層居民——向領展提出的訴求。食物及衞生局負責公眾街市的政策，亦不斷聽到基層市民要求政府興建新公眾街市的訴求。政府明白一方面，房委會和食環署轄下的公眾街市彼此可相輔相成，但另一方面，領展和私營機構營辦的私營街市存在不穩定因素。政府認為在情況許可下，應適當地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及提升現有街市的設施。在未來10年，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是兩個最具規模的新發展區，政府現正在這兩個地區分別物色合適的地點，以興建新公眾街市。我們期望兩個新公眾街市能夠位於策略性位置，可以發展成為跨區的龍頭街市，即服務範圍不單是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而是延伸至整個東涌及天水圍地區。在墟市發展方面，我明白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希望可以設立更多具本土特色的墟市。正如我多次在立法會場合發表的政策所指，政府對發展墟市的具體建議持積極態度，並且認為地區主導模式是可取的。只要有關建議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要求，不阻塞公眾通道，而有關團體能物色合適的場地作為墟市，並得到所在社區及區議會支持，政府便會提供協助，而並非如部分議員所說，倡議者需要逐一向個別部門申請。政府自2015年11月開始，陸續收到有團體提出舉辦墟市的建議書，包括在天水圍、北區、東涌及深水埗舉辦墟市。我們早前亦已聯繫相關的區議會，跟進在區議會平台上討論有關建議，並且一直與民政事務處及有關區議會保持聯繫和跟進有關建議。其中，在深水埗區設立墟市的建議已取得區議會的同意，並已成功舉辦。我們亦得悉，離島區議會已成立工作小組，並舉行數次會議，討論在區內設立墟市的建議；北區區議會亦討論了在區內舉辦墟市的建議；至於元朗區，亦有設立墟市的倡議者正就物色適當場地一事與有關方面溝通。接着，我會談及有議員提到的地區行政模式。根據民政事務局表示，地區行政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要一環。民政事務總署不時就地區行政模式進行檢討，盡力確保在地區層面提供的服務和設施能夠適時回應地區需要，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地區事務。區議會是政府在地區行政工作上的重要夥伴。政府會就地區設施的供求、使用及管理等議題諮詢區議會，吸納地區層面的意見，以提供能夠滿足市民需要的地區設施。民政總署的角色是促進社會人士與領展的溝通，讓領展了解市民大眾對其資產管理方式的意見，以助進一步提升服務的質素，切合市民生活的需要。今年6月，領展的主席及幾位管理層人員與18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會面，藉此機會加強地區人士與領展的溝通，各正副主席於會上亦積極向領展表達各種意見。民政總署於會後結集了正副主席的詳細意見，以書面形式發送給領展以作回應，並把領展其後的書面回覆轉發給18區區議會作參考。代理主席，我已就議案提及的部分議題作出扼要回應，謹此陳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接着會就屬於其政策範疇的其他事宜作出回應。我希望稍後在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後，再作適當的補充和回應。

代理主席，高永文局長剛才已講述了政府對設立公眾街市和墟市，以及相關營運模式的政策和處理方式。在此議案辯論的開場發言中，我想集中討論有關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運作的問題。

同時，希望藉私營機構以商業原則經營，提升營運效率。領展於2005年上市後，已是一間私營機構，政府及房委會並沒有持有領展的任何基金單位。領展的經營方式和日常運作，亦完全獨立於政府及房委會。領展作為私人企業，與一般私人業主一樣，受到相關法例，例如《城市規劃條例》和《建築物條例》等，以及地契條文所規範。

地契條文一般有列明有關地段的土地用途。業主必須先得到地段內其他業權人的同意，以及地政總署的批准，才可以改變有關土地用途。

剛才有議員希望能夠知道限制性契諾的內容，其實這些限制性契諾已清楚載於個別的商業及停車場設施的買賣契約，公眾可以在土地註冊處查閱有關的買賣契約，資料是清晰和公開的。過去，政府亦在不同場合，例如就立法會的委員會討論事項或議員的質詢等，清楚解釋限制性契諾的作用。在維護法治社會及尊重產權的大前提下，只要是符合法例規定、政府地契條文和其他限制，政府便不能干預任何業權人合法使用其物業的權利。同樣，只要領展不違反與房委會訂立的上述契諾，房委會不會干預領展的日常運作和商業決定，包括租金釐定、行業組合及經營策略等。反過來說，如果領展及其後繼的業權人違反任何法規、地契條文或與房委會訂立的契諾，則相關政府部門及房委會必定——我強調是必定——追究及採取相應行動。過去，政府在不同場合均已公開指出上述規定適用於所有相關業主，並不限於領展，亦曾提醒領展應在買賣過程中向買家清楚說明這些限制。剛才尹兆堅議員在談及他的修正案時提到，拆售房委會的商業設施會否令房委會無法滿足《房屋條例》的要求，為轄下屋邨居民提供所需服務。這一點其實在上屆立法會曾經多番討論。《房屋條例》第4條的確賦予房委會廣泛的職能，房委會需要經常審視應如何履行其職務，平衡資源限制、成本效益、社會期望等各方面的考慮，按緩急輕重執行其職務。事實上，終審法院在2005年7月已經裁定，房委會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計劃符合《房屋條例》第41條所訂明的房委會的宗旨。

代理主席，4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在討論有關購回領匯股份的議案時說過，購回領匯是以超錯的方法彌補錯誤的決定，結果是錯上加錯，即我認同局長剛才的說話。我今天依然"企硬"，反對以1,600億元公帑——相等於財政儲備的兩成——的天價購回領展。

不好意思，高永文局長。代理主席，我想以街市為例來說說我的看法。

回到管理公眾街市多年來所面對的問題的起點，究竟設立街市的目的和目標是甚麼？

領展的問題只是其街市座落基層地區，並以盈利為出發點，沒有照顧基層地區的需要。

政府是否管理公眾街市最有效的機構，大家有目共睹。主力管理街市的食環署現正管理101個街市，每年也虧蝕兩三億元。這個病已醫了那麼多年，政府只有兩張藥方：一張是顧問報告——局長對此很熟悉——猶如看症卻不做手術，而另一張是改善工程。便是服食抗生素來醫治重病。政府太乖、太穩重和太保守，大部分其管理的街市仍未起死回生。

我一直建議成立一個類似海洋公園的法定組織，接管全港的公眾街市，在街市管理方面"做大手術"，邀請具有市場觸覺的管理人才加入董事局，以"金精火眼"挑選最好的商戶。

政府做得到嗎？肯定無法做到，一定要由法定機構才能做到。檔戶要維持競爭力和繼續謀生，自然會"扚起心肝"挑選優質貨品，想方法薄利多銷。

說到這裏，可能大家會問該法定組織採用商業思維，會否變成"領展翻版"、另一個吸血鬼呢？

我留意到發言時間差不多結束，基本上我只想重申，長遠而言，街市的管理需要有第三條路，填補領展和政府的盲點，以既有的商業智慧來營運。

代理主席，今天的議案是"賊喊捉賊"的典範。

可是，11年過去，大家已清楚看到，而佔香港三分之一人口的公屋居民則深切感受到，今天的領展是本港其中一個公害。香港700萬名市民要為當年民建聯、民主黨等政客對社會和經濟的蒙昧無知付出沉重的代價，至今仍然不知去向。本質上，領匯上市是將公營壟斷變成私營壟斷，但當年的輿論卻顛倒是非黑白，指私營管理可引入市場競爭，提升服務質素，更可增加消費者和公屋居民的選擇和購物機會。然而，結果是領匯透過全港公屋商場全面且極大化地追逐盈利，將公司股東的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這種做法不單令當區居民的選擇減少，更迫走地區的小商戶、20多年的街坊小店，轉而引入連鎖式財團。這一切均由政府將公營壟斷變成私營壟斷所致。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領匯完全沒有檢討其營運問題，政府亦將當年由公營變成私營的責任外判，對各項問題完全置之不理。去年，領匯為了"洗底"改名為領展，企圖一一粉飾其茹毛飲血、吸啜小市民鮮血的行為。以東涌的逸東邨街市為例，領展在街市設立飛機模型，吸引很多遊客前往參觀，但他們只是參觀街市並無光顧，干擾了當區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街市開張後開業的小商販，現在也叫苦連天。近日，領展又贊助香港唯一一間電視台的一個節目，就是"街市遊樂團"，透過政治宣傳和自欺欺人的方法，試圖告訴香港人有很多人都喜歡逛街市。事實上，這種種做法均不能抹去小市民對領展的深痛惡絕，我們不會忘記其惡行。可是，建制派和政府常把一種說法掛在嘴邊，就是香港已經通過《競爭條例》，可以監察領展有否出現違反《競爭條例》的行為，也可杜絕判上判、一條龍式壟斷市場的行為。不過，大家清楚明白這項《競爭條例》只是"無牙老虎"。結果，在這個狀態下，由今年年初起，領展便發生接二連三的管理問題，這些都是由判上判、一條龍式的經營手法引發，情況日漸惡劣。以屯門良景街市為例，年初曾出現疑似黑社會的管理員，以暴力方法驅趕在地方做生意的小商販。更荒謬的是，屯門良景邨互委會在近日改組時發現，原來是當區居民自掏腰包聘請疑似黑社會的管理員來打當區的小商販。這一切荒謬的現象不止發生在良景邨，青衣長發街市也在今年年初出現罷市。可是，領展將街市完全外判予一間公司，而本身在街市經營的小商戶則全部被拒絕續租。當時有建制派同事唯唯諾諾答應幫忙爭取，結果小商販血本無歸。這一切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當中需要負上責任的便是建制派和民主黨。

舉例來說，議案的措辭提到"2005年基於獨特的歷史因素及環境而成立，並肩負着服務數十萬公屋住戶的社會責任"，這種說法便是將政府的責任說成是社會的責任，轉移視線。香港的公屋、我們的民生應該由政府負擔，只因當時的特區政府為挽救樓市而決定停建居屋，致令香港房屋委員會陷入財政危機，於是將手上的物業分拆套現。今天，領展的問題幾乎是反對派議員的整體共識，而梁振英亦口口聲聲指領展高層的花紅與租金升幅掛鈎是有違社會責任——這種說法便是賊喊捉賊的典範。

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當年為解決財政困難，研究分拆出售轄下的產業設施。政府在2004年成立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讓領匯持有房委會180項資產，包括商場、街市和停車場。當時社會反響極大，上市計劃遭到司法覆核。諸多阻滯下，領匯最終於2005年11月25日正式上市。不過，這11年來，領匯的管理方式和處事手法一直為人詬病。

根據領展的年報，領展商場租金由2005-2006年度平均每呎22.7元，升至2015年的45.4元。自2014年，領展先後3次出售資產，新業主巧立名目，增加各種收費，變相加租。例如今年年初，馬鞍山頌安街市的加租幅度更高達68%，小商戶要繳付數萬元入場費才可經營，試想想做小生意的市民如何捱得住？至於藍田廣田商場的新業主則向非牟利機構租戶增收超過八成的管理費，停車場亦取消殘疾人士四折的泊車優惠，連弱勢社群得來不易的社區資源都一一扼殺。主席，以前住公屋的居民尚可以租間小商店做做老闆，售賣小食、文具等，養活一家數口；但現時的公屋居民已不再有這機會，莫說是做老闆，就連買一支筆也要乘車到大型書店才買得到。現時，領展在香港擁有86個街市，佔全港公眾街市約四成。今年2月，青衣長發邨街市外判便搞出罷市風波，面對"大石砸死蟹"的情況，小商戶與居民根本沒有話語權。主席，領展翻新商場，希望靠"升格"吸引人流，做法並無不對，但有否考慮實際情況？這種做法是否"離地"呢？很多公屋商場都是自成一國，為基層市民提供生活所需，即使裝修得美輪美奐，也無法吸引其他地區的人光顧，到頭來小商戶因貴租而被迫遷，大型連鎖店因無利可圖而拒絕進場。商場和街市十室九空，領展當年許下的社會承諾，包括所謂利民為本，與商戶建立良好關係，提高服務質素，究竟有否兌現？今天，容海恩議員的原議案建議政府設立臨時墟市，我非常贊同。事實上，香港本來便存在墟市，例如大埔墟、聯和墟、石湖墟等，以往交通不大發達，偏遠鄉村的居民可以到墟市購買食品和生活必須品，他們亦會將自家種植的農作物放在墟市擺賣，這種貿易買賣活動帶動了區內的經濟起飛。不過，隨着社會進步，交通運輸系統大幅改善和便捷，墟市已完成其歷史責任。無奈今天領展獨大，居民被迫"買貴餸"、"捱貴貨"，墟市實在有重生的必要，以增加市場競爭。當局甚至可考慮成立主題墟市，如客家墟市、手作墟市、自家菜墟市，讓新界村民，以至城市的農夫能出售自家種植的農作物、鄉郊食品和傳統工藝製品。無論中產或基層也可以趁墟，全民參與，好讓這種傳統文化不會無聲無息地消失。我相信，設立墟市是給居民多一個選擇，亦只是公屋住戶心目中最卑微的願望。至於張超雄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由政府購回領展，我表示反對。今天領展的市值已接近1,200億元，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回購並非適當的做法，甚至有機會造成股價波動，炒家伺機炒賣。主席，領展作為上市公司，追求最大利潤實在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領展旗下的商場、街市和停車場大多位於公共屋邨，實屬於基層社區設施，領展除了商業考慮、追求經濟效益、向股東交代之餘，是否應該盡多一點社會責任，回頭是岸，勿再巧取豪奪，招致民怨沸騰？至於當日誕下領展的特區政府，面對問題卻束手無策，沒有方法制衡領展的營商手法，甚至眼巴巴看着領展逆市加租，偏離上市時的營運理念和原則，我只能慨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正如很多同事所說，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2005年11月上市之後，營運手法不斷偏離最初上市的原意。原意是透過上市改善商場或街市的管理，或是解決香港房屋委員會當時經營或財政上的問題。然而，偏離了原意之後，領展慢慢迅速異化成為香港的"歲月神偷"，以其獨大的霸權力量，透過不斷加租，甚至拒絕續約，11年來不斷偷走每個屋邨的集體回憶、街坊與商戶之間經年月累積的人情味、基層市民選擇廉價消費的權利，換來的只是集團式經營的超市、酒樓、快餐店、時裝店等。

最諷刺的是，我在數年前曾收到一本由領展寄出題為"我們的尋味時光"的小冊子。

事過境遷，目前最重要的是向前看，研究怎樣制衡領展獨大的現象，讓市場回歸健康的競爭。所以，我很支持容海恩議員及柯創盛議員的提議。民建聯今年5月曾約見政務司司長，要求新成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及運作模式有否違反《競爭條例》進行深切調查，並因應結果採取跟進行動。我希望局長稍後在答辯的時候，會就這項要求的進展，作出回應。剛才我亦聽到很多同事表示，希望購回領展一部分股份或全數購回整個領展，但這其實是一種單純的做法。正如劉業強議員剛才所說，如果我們在此打"開口波"，明言要求政府購回領展，相信以商業原則經營、做法一貫是"賺到盡"的領展一定會把股價不斷抬高，甚至會在市場裏引起波動。以特區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要動用一筆龐大的金錢，相信亦會引起很大的爭議。為了制衡領展獨大的局面，我認為政府與其斥巨資購回領展的控制權，不如參考原議案所提出的建議，在領展商場及街市附近適當的地點設立臨時街市，或舉辦墟市，甚至在今後興建的公屋項目中都應該設立街市，引入競爭，讓市民有更多的消費選擇。

儘管我剛才提到設立街市或墟市，但如果一些出現區域性壟斷的地區沒有適當的地方興建這些設施，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策略性地購買領展現時發售的一些項目。

我希望張炳良局長稍後可以對此回應，會否考慮改變這些空間的用途，成為售賣乾貨或零售場所。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建議。最後，我希望政府透過引入更多競爭，使領展減低租金，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主席，領展是香港的一大怪胎，而這個怪胎的產生，要歸功於香港政府，甚至是當時在立法會不加思索便贊成政府搞這個爛攤子的議員。現時，領展是一間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當然要賺錢，而不是做慈善基金。它不單要照顧大股東，更有義務要照顧小股東，是商業運作，但與此同時，它也為公共屋邨服務。公共屋邨的空間原本是公共財產，現在卻弄至一團糟。有人建議回購，但真是想到焦頭爛額也想不到可以如何回購。

既然如此，我們不如另外發展其他街市，不光顧領展或令它的市場佔有率縮小。這件事真是令人非常欷歔。

但是，我很介意的是，議員由領展說到發展南大嶼山時，扯到海馬身上，又說環保人士一定反對在那裏發展。然後有一句說話，我抄低了，："現在是海馬暢泳重要，還是輪候公屋的人較為重要？"我覺得這些說話是不必要的。發展當然可以是一個硬道理，但我們是否永恆地、不加思索地，未開始有大聲、清楚的反對聲音前就自己先這樣說？如果這樣的理論也成立，那麼，任何阻礙人類自以為很文明的發展的動物或任何其他野生的生命，全都是攔路、不必要的生命，我們要"殺無赦"，是否應這樣說呢？聽罷令人非常討厭。說回領展本身，領展現時真是變相壟斷，完全是獨市生意，因為沒有競爭。在公屋內，當我們推廣何謂"公平競爭"時，卻有很多這類的字眼，例如捆綁式服務，我們一定要光顧它的清潔服務等，全部都是它所謂的"一站式服務"，你一定要光顧它；還有所謂的"掠奪式價格"，簡直是搶奪。

當然，我不會說領展是百分之一百的"大惡魔"，完全不堪。我見過有公屋的街市重新裝修和翻新過後，真的較以前整齊清潔，衞生環境更好，氣味等方面改善了，不可以說它甚麼也沒有做。但問題是，我們時常說"瑕不掩瑜"，現在要倒過來說，瑜難以掩瑕。現在它把很多商場打造到基本上完全一樣。許多年輕人很介意，表示討厭全球化，其實全球化怎樣也會發生，是歷史的潮流。但是，全球化亦等於標準化，就是現時我們的商場全部一樣。

這是不能接受的。競爭事務委員會當然要監察領展，因為它現在是私人企業，而不是法定機構，它濫用市場權勢的情況非常明顯。我們當然要提供更多其他市場選擇給公屋居民，但說到底，我們是否任由領展這個怪胎一直生長下去呢？

可惜，事隔數月，我們的期望再一次落空。上月，領展宣布完成檢討外判街市制度，表示制度行之有效，並無大問題。

可是，只要大家不善忘，便會記得領展管理層劣績斑斑，青衣長發街街市被領展外判予承包商建華後，全體小商戶被趕離場；領展出售藍田廣田商場後，買家向非牟利機構加收管理費，及至向拆售後的停車場撤銷傷殘優惠。可是，對領展而言，這些似乎並不是問題，而是為其近90億港元收益錦上添花。事實證明，要一間事事僅以股東利益為考慮的上市公司自發負上社會責任，只是奢求。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一套自由市場學說，早已不合時宜，領展便是一個明顯例子。政府必須檢討目前主力依靠私營機構及外判管理公司為屋邨居民提供社區設施的模式是否恰當。公共屋邨的商場、街市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除了為200多萬公屋居民提供平台，讓他們購買新鮮糧食、日用品及提供其他日常服務外，亦讓基層市民得以自力更生。茶餐廳、士多、街坊文具店，也是昔日在屋邨隨處可見的商鋪，並非單純以所謂"本土"、"懷舊"情懷便能概括。市民會因為這些商鋪結業而傷感，背後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個讓基層市民互惠互利的社區商場，在領展強力引入大財團下全面瓦解，這亦解釋了為何每當一些連鎖企業，嘗試以"懷舊香港"等主題作賣點時，往往只是虛有其表，吃力不討好，完全沒有街坊小店的神髓。

然而，我想指出一點，政府現時的政策是與市場配合，夾殺小商販的生存空間。自2000年食環署接手原由市政局管理的公眾街市至今，管理僵化，舊的市政街市缺乏妥善維修，承租率低。

很可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今年3月回應本會議員質詢時，仍強調此管理方法行之有效，表示在未來新落成的街市，將繼續採取現行模式。

雖然政府聲稱無法干預商業機構運作，但政府是可以透過政策改變市場的競爭情況，為小商販開拓生存空間，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做。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原議案提出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這亦可能是一個路向，讓基層市民有機會重建社區，恢復一個以街坊為本的商場運作模式。就此，我促請政府必須研究復建公營設施如街市和墟市的可行性，並就房委會外判街市的管理模式作檢討。主席，我謹此陳辭。

很多被領展購買的商場都會進行翻新，本來翻新也無可厚非，但以樂富商場為例，翻新後租金卻上升1倍，果然是"連繫好生活"。

新業主接手後，商場的問題多多，清潔員工不知去向，管理員只有1人，商場廁所臭氣熏天，連天馬苑由入伙已有的養龜池亦已經乾涸，龜也不知所終——這些便是"連繫好生活"。有關注團體曾進行調查，發現在5月至7月期間，領展旗下有12個屋邨商場和街市的空置問題非常嚴重，在53個檔位之中竟然有37個空置，所以如果說領展管理得很好，事實並非如此。去年，頌安邨、隆亨邨、長發邨和天盛苑的街市亦被迫加租迫遷，最後引起罷市，果然同樣是"連繫好生活"。最離譜的是，廣田商場售予新投資者後，本來與房屋協會簽署協議訂明對社福機構不能胡亂加租，雖然新業主沒有加租，但卻增加足足八成的管理費，亦是"連繫好生活"。很多本來隨處可見、富人情味的小商店已經消失，改為隨處可見的連鎖商店。再說停車場，今年5月公布的平均租金增幅為8.2%，而在50個停車場中亦增加浮動的月租車位。

在155個停車場中，發現最少有46個停車場增加了浮動的月租車位，而有77個更全部改為浮動車位。月租車位和時租車位在相同空間"爭櫈仔"，令真正住在該屋苑的人每次泊車時都要找車位，年紀稍大的車主亦可能在翌日想不起把車輛泊了在哪裏，領展這動作同樣是"連繫好生活"。另外，我也想說說領展大幅削減電單車車位。曉麗苑本來有68個電單車車位，現時大減至27個，為何這樣做呢？這是因為想把電單車車位再劃分為私家車車位，以賺取更多錢。不過，最後並沒有成事，為甚麼呢？因為後來發現原來沒有那麼多人需要租用私家車車位，還是收取電單車車位的租金較好，果然亦是"連繫好生活"。

但是，領展則用這些方法賺到盡。

以我們興建高鐵需800多億元，而且更出現超支；興建機場三跑需1,000多億元；又或興建沙中線的超支隨時也高達200億元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沒有能力購回這些項目呢？我必須清楚指出，的而且確，領展現時的市值大約為1,300億元，但扣除它在中國的業務和一些商業發展的業務，其實約為1,100億元。我們當然不期望可以一次過全部回購，這樣亦會衍生很大問題，引起市場很大的波動；但是，如果當領展每次出售資產時，政府是否應積極參與投標呢？回購後其實也會有回報。如果我們真的要"連繫好生活"，我們倚靠的不是領展，而是要依靠香港政府買回民生。
主席，近年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在商場上大展拳腳，不但頻頻翻新旗下商場、街市，更連番透過拆售商場、停車場來謀利。社會人士紛紛大罵領展是無良吸血鬼。領展是否無良，我想大家心中有數，但領展缺乏社會責任，肯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領匯任由部分商場鋪位空置也不肯減租，也有街市豪裝成為超市；"羊毛出自羊身上"，公屋商場和街市翻新後，租金升幅當然是轉嫁消費者身上，基層市民別無選擇，唯有被強搶。我想指出，過去11年，政府對於領展的所作所為視若無睹，造成甚麼結果呢？便是領展可以變本加厲，漠視社區的利益，為求圖利變賣資產，令這些本來與當區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設施，徹底與居民的生活割裂。以我的區議會選區藍田的興田商場為例，領展在今年上半年將商場連停車場出售予私人投資者，投資者隨即將停車場翻新，300個車位被拆售後，投資者套現2億1,000萬元，等於整個商場連停車場的購入價，即是炒家免費購入興田商場。至於興田商場轉手後，沒有進行任何翻新工作，繼續十室九空。須知道，興田商場鄰近其他屋苑，本來並不缺乏人流，但領展接管後曾經大幅加租，不少商戶被趕走；加上多年來不曾進行翻新工程，商場在領展前身的領匯管理不善之下，漸漸變為"死場"。

主席，我認為必須馬上終止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旗下有關資產物業的所有轉售。現時已有多宗事件顯示，領展拆售物業已為社區帶來很多不確定性。我曾就香港房屋委員會出售商業部分的有關買賣契諾、地契及公契進行研究，亦曾為2016年7月10日的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一紙之諾"的單元提供專業意見。大家也理解到現時領展並非全權擁有公營房屋的商業部分及停車場。實際上，他們的業權擁有形式是透過與房委會以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共有業權方式共同擁有。他們在拆售時互相簽訂了多份相關法律文件，亦受公契和子公契的約束。在部分公契和子公契中，我們發現一些特殊契諾。究竟這些契諾是否仍然能約束再拆售後的新買家？

香港法例第219章《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413條就有關約束性契諾能否約束新買家的條款作出相關規定，由於全文很長，我會簡單讀出數句重要內容。

其實，香港法院有多宗就《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413條作出的判決，大致結論是有關的約束性契諾能否約束新買家，需要符合第413條中規定的"須隨土地轉移"。在法院的判決中，通常會用"跟着土地走"的要求作為究竟該契諾是否仍能約束新買家的法律理解。換言之，其實並不必然表示所有契諾，如房委會與領展簽訂的契諾，自然必定約束領展拆售後的新買家。其實，這個疑問或未知數必須有待法院判決，以及需要透過法律訴訟才能尋求究竟是否每項契諾均會自然約束新買家。事實上，"鏗鏘集"於今年7月10日拍攝的節目中提到兆安苑停車場的出售事件。傳媒曾仔細翻查相關法律文件，包括地契、公契和相關的買賣契約，發現原來當年房委會在契諾規定中就屋苑商場和停車場要求業主負擔接近四成的屋苑公共設施維修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契諾變為由新買家承擔。當時，屋苑要進行大型維修工程，約需1,000萬元的維修費用。根據此契諾，新買家要承擔約400萬元的維修支出。當時出現了新買家拒絕支付的情況，而新買家亦認為相關契諾並不約束新買家。到最後，雖然有關車位未能完成轉售，但我們已從事件中看出，其實相關契諾在拆售後是否仍有法律約束力，以及可否約束從未簽訂契諾的新買家，已形成疑問。所以，為免繼續產生更多不必要的不確定性，我建議馬上終止領展將任何資產部分再拆售予私人市場的活動。

我明白大家都很想制衡領展，各出奇謀，但要小心，切勿殺錯良民。對於有政界人士或民間團體針對領展轄下街市，發動社會行動，以及鼓吹在街市外無牌擺賣，我甚有意見和反對。有街市販商向我反映，這些攤位所擺賣的物品與他們供應的貨品和服務類同，並以廉價招徠，形成惡性競爭，令他們的生意受到重創。須知道，街市販商的角色非常被動，他們以真金白銀租鋪後，只能實務經營，貨品定價受到租金、來貨價、工資和人流等因素影響，並非單按市民的訴求而訂定。因此，錯不在他們，將矛頭指向他們並不公道。正正基於以上考慮，我不反對設立墟市，但反對其設立在街市附近。其實，我於6年前曾在本會動議議案，要求政府扶助小本經營的商販市場，當時有同事要求政府支持露天市集，我也贊成。不過，我們當時要求政府適量放寬街頭賣藝和擺賣規限，特別是在一些具旅遊價值和特色的地點，於周末舉辦有特色的露天市集，以助吸引遊客；又或在偏遠地區，例如大家熟悉的天光墟，設立墟市。這既深受居民歡迎，對基層市民又有幫助，可達致多贏的局面，與近日有人鼓吹與鄰近街市爭生意的永久墟市，絕不可相提並論。反而，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近年許多大型商場均有舉辦假日市集，開放給具特色、有自家製品或想小試牛刀的販商擺檔，向市民提供另類選擇。對於類似的假日市集，我和自由黨均表示歡迎，因為我們相信，這不單可以給予小本經營者展賣自己產品的機會，增加商機，更有助增加人流，對原有的商戶並不是壞事。但是，如何確保展賣的產品不會構成惡性競爭，有關當局必須小心處理。說到底，大家應弄清楚問題的根源。領展有能力加租，某程度上與公屋市民消費力提高有關。我從業界得悉，現在生意最好的餐廳，大多位於公共屋邨，因為過去數年公屋居民入息大幅上升，以致可動用的金錢遠多於過往，他們外出用膳的次數自然更多。然而，領展令人不滿的地方是它趕絕了中小型企業和個體戶，不斷引入有經濟實力的連鎖店，使市場越來越單一，市民的選擇越來越少。因此，當局必須正視有關問題。我經常說，必須從增加供應着手。房委會不單要保留既有的商場，亦應該適當地開闢商業用地。最重要的原則是設立門檻或規限，確保有關用地不會被地產商或大型連鎖店壟斷，好使小型或家庭式的企業有新的投資空間，亦可向居民供應價錢較低的日常用品。據我了解，房委會一直未有用盡獲批的非住宅設施樓面面積，故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展。與此同時，當局應在有需要的地區增建公眾街市，以及加快翻新舊的公眾街市，配合商業組合的規劃，為居民提供各類多元化的服務及商品，甚至選擇適當的選址加建停車場，以助增加人流。這樣才有助發揮抗衡的作用，避免市場租值一面倒跟隨領展等大財團走，亦可以給領展造成無形壓力，不敢肆無忌憚地欺壓小商戶。

主席，俗語有云："發財立品"，而傳統智慧也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主席，領匯於2005年上市，業務是香港約1,000萬平方呎的零售物業和72,000個泊車位。領匯的資產來源主要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在2005年出售的180個項目，而這些項目全部是在公共屋邨和屋苑內的商場、街市和停車場。顯而易見，這些零售設施也是以基層民生為對象，上至家庭主婦買餸的地方，下至小朋友買零食或文具的士多，都是由領展管理。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當領展盈利飆升，便反映這些基層零售設施的租金和物價越來越貴。如果我們翻看領展過去的業績，便可以看到，在過去5年，領展每年的稅後盈利分別是96億元至272億元不等，而資產價值由上市時的200多億元增至現在超過1,000億元。在不斷提升資產價值的另一方面所附帶的意義便是不停加租。領展的續租租金調整率在過去5年也每年平均維持在兩成，有兩年更達兩成半。換言之，小商戶每次跟領展續租，最少也要加租兩成。很簡單：我們基層的消費、小本經營者的盈利，有沒有可能每兩三年便增加兩成呢？"打工仔"的薪金可以每年增加一成嗎？因此，市民批評領展、厭惡領展，不是因為它加租，而是因為它加了又加、加到盡，而開刀的對象便是生活水平不高的基層市民和小商戶。主席，最能夠反映領展"殘民以自肥"的本質，就是它不惜一切，將商場和車位"拆骨"出售。當年領匯上市時，已經有人憂慮領匯會將商場"拆骨"。不過，當時政府拍心口說，有地契和《房屋條例》等去制衡領匯。但是，在近數年，大家看到領展終於開始將他們認為利潤不高的資產或"死場"拆售，而新入主的買家全部也是投資者，他們旨在炒賣圖利，對於居民的需要和社會責任比領展更不關心。舉例而言，運頭塘商場小商戶被迫遷，以及廣田商場的社會福利機構被收取額外管理費，也是這些新買家的做法。至於停車場，新業主把它們一個一個"拆骨"，例如筲箕灣東熹苑停車場的129個車位最先被出售，而在出售後，車位是否還按照地契規定只租給鄰近一帶的居民使用，以及當中涉及的管理問題又如何？新業主沒有責任，領展看不到它自己的責任，而房委會亦無從追究，最後這個管理權問題便要交由最忙碌，須管理全港土地的地政總署跟進。至於錢，便是由領展和新業主袋袋平安。另一個領展出售資產後出現的問題可以華貴邨作為例子。領展在2014年以5億多元的代價將華貴商場連停車場轉售。新業主在上場後，馬上將商場的小商戶趕走，然後以翻新為名封閉商場，令區內街坊被迫辛苦地去華富邨或香港仔買東西。我們曾經提議在華貴邨去華富邨途中增建升降機，但竟然也不成功，因為出售了的地方或可增建升降機的地方涉及領展的業權範圍。然而，這些新業主又自行更換商場管理人，霸道地要求房屋署撤出。雖然最終法院判房屋署勝訴，但這個缺口我相信終有一天會失守。事實上，現時在名為華貴坊的華貴商場內的車位已經被"拆骨"，日後商場的商鋪是否還適合街坊和長者使用呢？

領展其實不是獨大這麼簡單，而是它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擾亂基層社區，為社會帶來問題。所以，我們要做的不單是制衡，而是須徹底地找方法解決和應對。"世間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領匯成立11年就被人唾罵，神憎鬼厭，是咎由自取，同時亦拖累政府的施政和民望。主席，如果我們不找一些實質方法來解決，例如在屋邨設立市集、墟市等來抗衡領展，我相信基層市民的生活將會繼續苦不堪言，因此我們須盡快終止這個連銷式財團的壟斷。
這便是在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霸權下，不論是居民、消費者或小商戶的慘況。我今天發言，是希望政府正視領展獨大和"無皇管"的問題，我們不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立法會上表示無法購回領展，指出這樣並不符合公共理財原則，因為回購價會較當年的賣出價高很多，所以政府不會考慮。其實，政府這種說法，正正顯示它沒有正視公共利益，也是一種過分簡單、粗疏和懶惰的思維。政府可以購回領展，或以不同方法取回一些場地，例如領展近日把一些它認為營利不佳的偏遠地區的商場出售，為何政府不趁機回購，以協助當區，特別是偏遠和弱勢地區的居民呢？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對抗領展的霸權和暴政，包括採取回購的方式。當然，我們亦需要仔細考慮購回領展的財政效益，而並非"盲回購"，我希望政府不要混淆視聽。

主席，此外，我亦曾於元朗區議會多次提出需要在天水圍興建公眾街市，為區內提供多元化及相宜的購物和飲食選擇。可是，食物及衞生局卻多次以審計報告作擋箭牌，認為興建新街市會導致虧蝕，政府認為不建、不做，就不會錯，這其實是相當不負責任及值得批評的思維。反觀發展局，我認為也有一些值得讚許的地方，局方在新界西的新發展上，例如在洪水橋，積極回應了工聯會的建議，包括在東涌和洪水橋預留土地作街市發展，現時只待食衞局首肯，希望食衞局可以作出積極回應，提出勇氣來承擔。對於新發展區何時有機會重新興建公眾街市，現時是"十劃仍未有一撇"，而營運管理方式會否像以往般十年如一日呢？我們需要集思廣益，以新方法經營新街市，開拓新的市場和新的商機，使不論經營者或消費者也有新的選擇。可是，復建街市需要一段時間，而在此之前，市民亦需要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有責任提供相關配套。我們在處理新發展區的事宜中，不難發現新界區其實已有些地方條件不錯，可以舉辦農墟或墟市，讓當區或附近的居民有更多選擇。

我們相信，這些建議已經運用了現時當區的不同特色和條件，從而增加消費者的消費選擇。此外，亦有其他建議，例如可以參考美食車，設立流動蔬菜車，於屋邨或政府土地上擺放，方便市民在下班經過時買菜。流動蔬菜車在中國內地和台灣也已有推行，而且相當成功及受歡迎。此外，亦可以考慮在公共屋邨內的其他公共空間設立更多作商業用途——不論是販賣貨物或提供服務——的地點，以引進更多選擇及促進市場競爭，對抗領展霸權。主席，智慧在民間。面對領展霸權，為了令居民可以脫離領展的魔掌，減輕領展對市民的煎熬，政府實在責無旁貸，需要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應該開放思維，採納民間意見，大膽嘗試有承擔地扭轉市場的失衡狀況，這樣才可以令民心歸向政府。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我們有一個機構，是小童群益會外展隊。大家都知道，外展隊是服務邊緣青少年的，外展隊所做的是非常艱難的工作，外展隊是代表香港社會關心邊緣青年人的福祉。可是，由於無法支付龐大的管理費，要不斷面對很大的挑戰，甚至可能因為無法繳付管理費而要遷出。我們是否期望一個在藍田正為香港社會服務邊緣青年人的服務單位，因為無法繳交領展的管理費而要離開呢？

設有殘疾人士服務中心，自會有很多殘疾人士前往，當然需要一些車位，但領展卻取消相關的優惠。還有很多很多例子，真是罄竹難書。社會福利界本來是要關心弱勢社群的，但在領展管理下，社會福利界便成為弱勢社群。社會福利界原本是為弱勢社群出頭，但今天他們卻成為被欺凌的對象。領展這個名字很動聽，真的好像帶來光明，既帶領，又展開，好像給我們很多盼望。

今天的報章也提及盧少蘭婆婆，標題指我們欠她一個公道，因她在10多年前提出的預言，現已一一應驗。我真的很想在立法會這個地方，向盧少蘭婆婆說出這一段說話："我們欠你一個公道，你說的話並沒有錯。我們當時真是財迷心竅，錢掩眼，致令到我們看不到你提出的重要問題。今天，我們要全然承受，雖然現在要解決這些問題很難、很艱難，但我們仍須努力。"我謹此陳辭。

主席，當年香港房屋委員會決定將商場、停車場等重要的公共資產私有化時，我們街工已經極力反對。反對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把與民生有密切關係的公共資產私有化，得益的只會是大財團、大商家，而受害的只會是基層市民與小商戶。本來，公共屋邨應該是一個令基層市民安居樂業的社區，居民可以在邨內滿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以往公屋商場都會有一些規劃指標，根據區內人口的需要，預留一定的商鋪給指定的行業，例如銀行、藥房、水電五金等店鋪。同時亦會盡量安排最少有兩間同類型的商店，以免出現壟斷的情況。不過，當公屋商場被領展接管後，便不再"以人為本"，而是以股東的利益着想，謀取利潤為先，一切變成價高者得。

誰付得起貴租便可以開業，最終令一式一樣的連鎖商店得以壟斷，而小本經營的生意，以及有傳統或本土特色的小商店卻被趕絕。

主席，停車場亦有類似的情況出現。領展近年在旗下部分停車場改用所謂的浮動車位，取消固定月租的方式，把車位大量開放給非屋邨住戶租用。

另一個經常受到忽視的問題是，領展管有眾多屋邨非商業用途的康樂及休憩設施。如果要更改、修建或加添這些設施，房屋署便須得到領展的同意。雖然這些設施對居民非常重要，但很可惜，由於這些設施對領展而言完全沒有任何得益，因此，它往往不會願意與房委會合作，進行修建或增添設施，令居民受苦。

主席，我從來不會否定公共資產私有化後，在管理及服務質素方面確實會有所改善。但是，這種改善需要市民付出很大代價，更不是基層市民所能負擔的。事實上，市民最期望得到的是，在自己的社區內有各式各樣價廉物美的商品或服務，並且有更多選擇，特別是他們更希望能保留傳統特色和本土文化的商店，讓他們有更多選擇。公屋的康樂設施、商場、街市及停車場應該以服務市民為先，但我們今天看到的已經完全改變，完全是以領展所謂的"股東"、"小股東"或"大股東"為先，以賺錢為目的和依歸。

更離譜的是，昔日房委會以賤價出售公共物業，今日領展竟然分拆及以高價轉售旗下的商場及停車場，謀取暴利。這些本來應該屬於全港市民的資產，最終特區政府竟然拱手相讓，成為領展的賺錢工具。當公共資產被一再拆售，便會落入更多不同的私人企業手中，我覺得這情況更加難以監管。數年前，社會已經有人提出購回領展，而我認為回購是制衡領展霸權最有效的方法，政府應該仔細考慮。

主席，雖然政府目前不願意購回領展，但要制衡這個霸權，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是必須做的，以解居民的燃眉之急。正如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指出，政府可以在各區設立一些永久墟市或購回部分領展的商場、街市、停車場等。這些都是政府必須審慎考慮並加以落實的。主席，行政長官梁振英當年上任時曾說要研究解決領展的問題，但很可惜，多年來一事無成。到了今年6月，他又大力批評領展不應忽略市民的需要，又表示政府會以市民的福利為依歸而尋求其他選擇。他這說法為市民帶來很大期望，但很可惜，他的任期快將完結，而政府並無任何具體方法解決這問題。

主席，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令市民"捱貴餸"、商戶"捱貴租"，小商戶生存空間被扼殺，怨聲載道，這些其實人人皆知。在領展商場開設診所的私家醫生，以至向診所求診的病人，也是受害者。上個月，我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和香港西醫工會合辦了一項關於領展商場診所租金的問卷調查，超過七成半的受訪醫生認為租金對診所營運構成負擔，當中認為頗大負擔的佔四成半，而表示很大負擔的則佔三成。

至於加租的情況，近四成受訪者表示，過去5年加租差不多50%至99%，有7%受訪者表示加租一倍至兩倍，更有個案差不多被加租兩倍以上。絕大部分受訪醫生因租金昂貴而令診所的經營成本上漲，需要調整診金。簡單而言，超過七成醫生非常不滿領展的租金政策，並無受訪者持正面意見。除了加租外，領展的管理手法一向惹人非議，讓我列舉一些例子。有醫生在領展旗下鋪位經營診所，有一天，天花板掉下一塊拳頭般大小、重5磅的石屎，剛好掉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桌面上，幸好沒有人受傷。事後該名醫生當然與領展的物業管理部門交涉，因為這明明是樓宇結構的問題，影響到生命安全，應該由業主處理。但領展卻拖得便拖，半年後才替診所維修，還表示合約列明其他意外造成的人命、財物、經濟損失一概不會負責，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結果該名醫生不但要自資重新安裝天花的費用，診所也要暫停營業數天，進行維修工作。

但領展表明沒有商量餘地，如果不喜歡便不要續租，等同"大石砸死蟹"。

住在屋邨商場附近的大部分是公屋居民，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便住在居屋，但他們生病時也要向醫生求診，屋邨商場的診所其實能夠為公立診所和急症室發揮緩衝和分流作用。所以，屋邨的私家診所加價，只會令中低收入病人對私家診所卻步，改為向公立診所甚至急症室求診，或有病也不求診。領展的年報顯示，領展商場平均每月呎租由2006年的23元，到今年2016年3月增至50元，升幅是117%，而同期累積通脹率只是百分之三十八點多，這些數字頗為駭人。即使我們罵領展1萬次，說它賺到盡，其實也於事無補，因為當年政府讓它上市後沒有任何適當的制衡，令它成為無人能制伏的巨獸。接着，我想提出我對修正案的看法。原議案和數位議員的修正案均提及要提供領展以外的選擇，例如設立永久、臨時、假日等形形色色的墟市。我贊成這些修正案的方向，但我想補充一點，墟市始終無法完全取代商場。部分行業如私家診所、銀行分行需要一些長期固定鋪位，因為他們需要購買一些儀器或硬件。墟市也不適合屠宰雞隻、劏魚等，故我剛才指出臨時假日形式的墟市並不適合。所以，我亦贊成邵家輝議員提出，政府要在領展商場附近增加零售、服務行業的用地和鋪位，與領展直接競爭，全面解決問題。就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限期屆滿後，領展宣布拆售5個屋邨商場、停車場、街市，勢必掀起另一場加風，"鹽又加、糖又加、租又加"。特首要履行"提供領展以外其他選擇"的承諾，眼前最快捷的方法是入標購回這數個現有商場，交回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所以我會贊成相關的修正案。領展為香港人上了非常慘痛的一課，更可怕的是這堂課不會有下課的鐘聲。無論是否購回領展、全面回購或局部回購，我認為房委會也不應該將轄下商場和街市整體外判。房委會的團隊亦不要如領展般以利潤主導思維的方式管理商場。政府也要徹底檢視過度市場化、私有化帶來的惡果，重新做到以人為本，以民為先，否則回購也是白費心機，白費金錢。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我剛才說到提升市場上的健康競爭。其實民建聯一直主張在部分社區如東涌和天水圍興建公眾街市，以促進競爭，讓市民可以有所選擇。我剛才聽到尹兆堅議員提及東涌的情況，但他未必十分了解。或許我可以告訴他，其實民建聯的同事一直爭取在東涌興建市政街市，而東涌未來將會有新的公共屋邨落成，一個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街市預計於明年開業。我認為始終應透過引入更多選擇和競爭，才可切實地解決壟斷的問題。主席，我也想在此回應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對於其中一點，我是有所保留的，關乎他提到在大嶼山南部發展零售業的用地，以增加競爭。但由於大嶼山南部亦有很多值得保育的地方，如要作大規模發展，我相信對該區的生態和環境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對於邵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有所保留的。至於最後一點是關於購回領展的說法。對於這種想法，我亦是有所保留的，因為如果現在告訴領展政府會進行回購，他們一定會開天殺價，這樣可能會浪費一大筆納稅人資源。主席，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在政策和法律上妥善防止領展壟斷市場，亦應該更主動地引入競爭，興建更多公眾街市，讓市民有所選擇，以這種方式解決領展獨大和壟斷的情況。因此，我支持容海恩議員的原議案和柯創盛議員的修正案。

在今年2月的補選期間，周浩鼎議員表示會跟進東涌唯一一間戲院，令它得以保存。很可惜，戲院在7月便已結業，這便是周浩鼎議員的跟進。連唯一一個選擇也保不住，現在卻信口胡謅，代表民建聯說要引入競爭，對抗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是否可信呢？主席，一個社區之所以為社區，是因為可以讓居民在衣、食和住方面皆有着落。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大部分基層市民都住在公屋，他們可以享受自主消費，全因為公屋商場內有小商店，更加上人情味，所以，一間小小的茶餐廳和文具店結業，會引起大家的惋惜和不捨，因為老闆和自己就好像家人一樣，這些是曾在屋邨生活的年輕人一定經歷過的。當然，自從香港房屋委員會當天將公屋商場賣予領展後，現在已經此情不再。主席，政府現時有權責和能力監管及要求港鐵改善服務質素，但是，對於領展卻束手無策，為甚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年政府決定一股不留地出售領匯，現時回首已經是覆水難收，領匯變成領展，將商場翻新，將門面裝修得美輪美奐，但是，把街市外判後，最後變成怎樣呢？

更甚的是，領展進一步將旗下賺錢能力較差的商場接二連三地出售，完全漠視當區基層市民的需要，這便是領展"賺到盡"，居民"捱到怕"。領展出售商場的影響其實立竿見影，今天大部分同事亦已觸及這一點。以我的選區新界東為例，大埔運頭塘商場亦面臨同一個情況，當新業主今年接手後，新業主的律師立即發律師信給6間小店，其中一間文具店在運頭塘商場經營了25年，因為負擔不了加租幅度而不能留下。除此之外，公屋停車場這隻小金蛋在領展接收後租金暴升，不但取消了月租服務，更將車位租予非公屋戶，根本與當天公屋停車場服務居民的原意背道而馳。主席，在房屋署的年代，街市或商場的鋪位都會進行公開投標，訂明貨物的類型和租值。很可惜，很多已售出的街市的營運模式現時欠缺透明度，亦沒有參考標準，更不會訂明合約期，租戶往往要在支付昂貴租金的條件下續約，最終必然會將成本轉嫁居民身上。當現在出現如此多問題後，領展往往不作反省，更甚者，最近領展宣布會將旗下5個商場出售，其中一個位於沙田穗禾苑。作為全港第一個居屋屋苑，說得動聽一點，穗禾苑位於山坡上，山明水秀；說得難聽一點，其實是自成一角，尤其是當大部分居民均是長者，他們面對的困難可想而知，而當領展售出該商場後，市民面對的加租和其他困難亦顯而易見。

至今仍有極大的"問號"。

最大的問題是牽涉到升降機的維修、斜坡管理、電費，諸如此類，這一系列的問題最後會否由業主承擔呢？這便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主席，穗禾苑的問題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更多類似穗禾苑的問題在香港出現。現在的情況與當日出售領匯的原意背道而馳，當日房委會出售公屋商場時表示，得益最多的必然是公屋居民，但現在回首，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又一個哭訴不要無理加租，以及要求領展要有良心的示威行動。最後會變成怎樣，大家現時放眼細看，便會知道。

主席，我們支持引入公平競爭力量來制衡領展，使這隻豺狼不能獨大。對於張超雄議員、尹兆堅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均會支持，而其他修正案，我們則會反對，希望今天張炳良局長能細心聆聽。

在過去4年，我不斷跟進，但可惜當局仍然置若罔聞，而領展這隻大怪獸卻變本加厲，對市民和小商戶步步進迫。領展自2005年上市後，一直也進行其口中的"資產提升"。工程美其名是營造良好的零售環境，但實質客觀的效果便是趕絕小商戶，要市民承受價錢昂貴的貨品。根據領展的年報，它旗下零售物業在2006年的平均每月租金是每平方呎23元。可是，到了2016年已經倍增，達每平方呎50元。小商戶除飽受租金狂升外，更隨時甚至無法經營，被迫結業。正如我們自數月前便已開始跟進的天水圍頌富商場個案，領展自4月開始進行翻新工程以來，問題多多，影響居民，出入口、冷氣和燈光均完全不足，空氣又污濁。商場和街市的多個主要出入口被封閉，影響生意，亦影響市民的生活。我們約領展開會，它卻告訴我們在完成這些工程後便對居民會有幫助，不過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領展近年不斷翻新旗下的商場和外判街市管理，然後便以巨額拆售圖利，他們眼中只有金錢，完全是金錢，完全漠視小商戶和市民的利益。為何領展可以如此橫行無忌呢？

其實從容海恩議員的發言中我已經留意到，她問當日為何政府在與領匯簽定這些契約時，可以容許領匯拆售停車場和再出售商場？根據那些條款，要拆售停車場，房委會必須擁有不多......即只要它不擁有該屋苑或屋邨的其中一個單位，停車場便可以拆售。

為何停車場如此容易便可以拆售，造就現時我們看到領展經常出售其資產，而在出售後，新的發展商在入場後便把停車場分拆、分拆、分拆，然後出售的情況？我覺得所有關注這件事的有心人也得看看當日是由誰訂定這些契約？

領展能夠肆無忌憚地加租，更改租約條款，便是因為它有壟斷的優勢。它並非為公屋居民提供服務，而是只為其股東謀求利益。本來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它卻犧牲了居住於公共屋邨的基層市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

我記得我們的常任秘書長來立法會討論過很多次，但仍是一籌莫展，說這是商業機構的運作，領展甚至無須到立法會來見我們和向我們解釋。

我知道局方已承諾會在新發展區，例如東涌或洪水橋預留土地興建公眾街市。我們多謝局方接納工聯會這項建議。但是，我們更希望的是在現有社區，例如天水圍、將軍澳等，政府也繼續覓地。我們知道覓地並不容易，但希望局長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更重要的是，剛才有一些同事也提及在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有關街市與人口比例的標準。現時，在2009年修訂這項標準後，便變成須考慮一籃子因素，才可以決定是否興建街市，但最終卻是一個也沒有興建。事實上，如果我們談論規劃標準與準則，這並非發展局的範疇。因為發展局或規劃署在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時，也必須諮詢有關的負責部門。因此，高醫生，你們的政策局必須要求發展局和規劃署盡快更改規劃標準與準則。此外，其實剛才陳沛然醫生——他不在席——提及屋邨醫生的問題，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不單影響醫生，也影響公屋居民。為甚麼天水圍區私家醫生與人口的比例是如此低呢？便是因為在天水圍區內，領展的商場令私家醫生負擔不起租金，私家醫生不能入場，最終是市民根本不能依賴私營醫療，必須到公營醫療機構求診，結果公營醫療機構又"迫爆"。所以，就這個問題，我希望政府能夠拿出決心和魄力，希望張局長快一點告訴我們，房屋署可在公共屋邨內增加甚麼設施，以幫助基層......

實際上，政府當初作出這個決定時，上市原意已定，只是現在才呈現在市民眼前，市民才感到憤怒。市民或會告訴自己，我們在此事上汲取一些教訓，剛才也有同事提到教訓的問題。我們學了甚麼教訓呢？

我們懷念的是有租金管制的公屋設施；我們懷念的是政府保障小商戶經營權的制度，令他們不會隨便被人趕走的措施；我們懷念的是公屋設施尚未大規模私有化，以及政府尚未大規模將其職位外判的年代。

我個人是堅定不移的民主主義信徒。在香港，我們常說要爭取普選，爭取民主，而爭取民主的其中一個核心議題，就是要爭取這個城市的空間控制權，我們不要讓這個城市繼續由財團、地產商，以至政府獨斷、壟斷土地，致令我們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其實，問題是清楚可見的，這裡有多個政黨、眾多同事，我們有否盡力令每一個屋邨的邨民願意站出來呢？如果香港每個屋邨都有100名邨民站出來，集合領展轄下百多個屋邨，便可能有數以十萬計的居民站出來。我剛才聽到陸頌雄議員表示希望政府拿出勇氣，我也希望有40萬名會員的香港工會聯合會，不要只是動員會員參加反辱華的集會，而是動員基層工人、香港屋邨的居民站出來，為取回我們生活的尊嚴而奮鬥。如果工聯會這樣動員的話，我一定會參與。我個人認為，民主派的工作重點，就是要為市民討回公道，我們也是要回到每個屋邨，告訴居民只要願意站出來，香港的屋邨應該由我們控制，而香港的土地亦應該由我們作主。

然而，我想指出，現時領展不僅將盈利最大化，他們採取甚麼手段和方法對付市民和小商戶呢？

自領展接手後，便往往以加租的手段趕走小商戶，更以營運欠佳為理由，關閉一些街市和商場，令公屋和居屋住戶的購物選擇減少。我親自處理過的個案包括柴灣一間酒樓，酒樓尚有兩年租約才約滿，老闆雄心壯志，一心大展鴻圖，於是裝修酒樓，希望在租約期間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正正在酒樓裝修完畢後，他便收到領展的通知，表示按照合約精神與他終止租約，請他半年後立即搬走。有否想過在那裏做生意的人可以如何面對自己那盤生意，並繼續做下去？

即使一些小商戶很想留下來，卻無能為力。最後，受損的只是市民。我亦處理過有關南區華貴商場的個案，這是一宗拆售個案，領展拆售一些它認為或聲稱沒有盈利能力的商場給第三方投資者。

領展根本沒有站在市民的角度考慮事情，這些是否就是剛才有議員所說的，"做生意就是在商言商"？問題的癥結在於，不論是關閉商場或街市，或拆售停車場，或如何引進浮動車位，全部都影響全港公屋、居屋住戶的利益，當中亦牽涉香港房屋委員會有否履行法例要求，這並非單純的商業問題。所以，回顧領匯上市時，政府的承諾為何？《房屋條例》是如何規定的？

如果我們住在屋邨內，連最基本的食肆、診所、銀行、文具店也欠奉，我們是否真的住在一座甚麼都沒有的死城內？

2006年，當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房委會於設計分拆出售架構時已考慮有適當機制，令領匯不能隨便變賣資產和改變用途，那麼我們現時看到的拆售和變賣是甚麼呢？

回顧政府的承諾和翻看法例，我們知道可能唯有地契條款或當初政府與領匯之間的合約條款，才能成為"救命草"，所以，很多公眾不斷翻查可以根據甚麼條例阻止他們。

剛才民主黨的尹兆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提到，政府是否應恢復規劃署於2009年撤銷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公眾街市規劃的標準是很清晰的，每55至65戶的家庭，便有一個公眾街市檔位，或每1萬人，便設有40至45個檔位。這正正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即時解決市民現時面對的困境的措施，可即時促進競爭，與領展這個霸權抗衡。有人提到回購，關於這問題，當然牽涉不少金錢，我覺得可以探討，但現時最應該做的是提供市政大廈設施、改良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提供車位。其實，最根本的做法是增加與領展的競爭，改善市民的福祉，我們不要再讓市民繼續生活在領展的霸權和剝削下。

主席，在我甚至是普羅大眾眼中，領展違反上市前的承諾，拒絕負上應負的社會責任的行為，多不勝數。然而，政府的政策和態度卻令人非常失望。2015年年中，領展決定關閉天水圍天耀邨街市，迫使居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買餸。

我和區內街坊曾舉行反領展大遊行，並與街坊一起前來立法會申訴，而我在立法會亦提出口頭質詢，在房屋事務委員會也曾提出議程項目，以及實地視察和約見領展高層等，循不同途徑表達居民的訴求。可是，當天我在立法會提出質詢的時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竟然沒有出席回答我的質詢，反而由食物及衞生局的高局長作出答覆。政府找不熟悉領展事務的高局長回覆說領展沒有違反契諾，故政府及房屋委員會不能夠干預其日常運作和商業決定。在我看來，政府對領展無可奈何，無計可施，只有迴避責任。此外，在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局長拒絕答應與我們到天耀邨街市實地視察，秘書處後來亦通知我局方不會派人出席，問我是否繼續視察。主席，天水圍是30萬人的社區，卻沒有一個公眾街市，更是直接造成領展在天水圍橫行壟斷原因。天水圍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屬全港最低水平，但物價卻冠絕全港。早前我曾參考領展的年報，以比較領展在天水圍的商場10年以來的淨收入，最高的是較10年前多197%；最少的也多出91%。

便是向小商戶瘋狂加租，招攬更多付得起錢的大財團商戶。領展賺的錢完全出自公屋居民身上。領展除了違背上市前的承諾及其應負的社會責任之外，空頭支票更是多不勝數。

但是，當天我表示長者佔區內人數一成以上，送餸服務根本沒有辦法進行，領展只是開出一張空頭支票。事實上，天耀邨街市已關閉大半年，我看不到領展有這些所謂送餸服務，反而是區內的社福組織做了這件好事。政府在2009年曾經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訂明政府在規劃新公眾街市的時候，除了按原本以人口數目作為規劃標準外，亦要同時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社區需要、附近公營及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等。政府以天水圍已經有數個領展街市為由，認為沒有需要再在天水圍興建公眾街市。正正是由於政府這政策，結果造成領展的霸權。多年前領展的營運模式已經出現向基層及弱勢社群開刀的趨勢，但在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政府仍然當領展是"隊友"，將領展放在會幫忙提供社會服務這角色上。我很希望政府盡快改變這種想法，因為事實上已非常明顯，領展不單是一間只談錢的私營機構，它大賺的更是基層市民的錢。政府必須修訂所有街市、商場，以及停車場的規劃標準與準則，主動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的經營模式，在地區上更要加設墟市，以制衡領展獨大的局面。

主席，今年7月，我的選區大埔運頭塘邨的商場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因為該處有6間自開邨以來已經營，並已經營十多二十年的小商店被業主迫遷，面臨結業。不過，這個業主不是我們今天齊聲責罵的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而是領展的下一手，亦即新的業主。原因是領展將運頭塘邨的商場售給這新業主，小商戶本來已跟領展簽訂兩年合約，更有小商戶剛用了萬多二萬元購買一部新的分體式冷氣機，可能主席覺得萬多二萬元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對於一些小店來說，卻是很大的投資。新業主運用租約內的條款，提早要求這些小商戶遷出，令商戶十分彷徨，而邨民也非常依依不捨，因為這些小店陪伴他們成長。我曾就這件事跟當區區議員余智榮和商戶代表約見新業主，希望新業主可以再考慮有關決定。今天容海恩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大部分議員的發言，目的也是想替小商戶發聲，希望保留社區內的小店。就這方面，我看到不同黨派的立場也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在這事上互相攻擊。立法會應該一致對外，向領展提出嚴正抗議。我特別想指出，在運頭塘邨商場這事上，我認為領展既然已將商場出售，而迫遷的是新業主，那麼，即使我們在這裏如何責罵領展也沒有甚麼用，因為它可以說已經將商場出售，現在的事情與它再沒有關係。事實上，運頭塘邨商場並不是單一事件，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趨勢，正如剛才也有同事說，現時的情況是越來越多商場被領展出售。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對抗領展這些做法，因為我們要保障小商戶。到了今天，我們除了一如部分同事所說般應要求領展承擔社會責任之外，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強屋邨的商業競爭力。大家也知道，如果是一盤獨市生意，價格一定昂貴。事實上，我們看到有些屋邨本身是一個小社區，政府在設計這個小社區時為社區增設一個小商場，所以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大部分也依靠這個商場，某程度已是一種壟斷。

所以，我認同原議案提出，我們不應該被一些現有的模式局限。我們應該想一想如何在一個屋邨內開闢多一些空間，提供其他形式的商業活動，而不是局限於商場內。我們說的空間，不一定要很大，亦不需要有固定的檔口，也可以在某些屋邨先行試驗，例如我們看到有些地方舉辦天光墟，這也是十分好的提議。我們可以在屋邨推行一些試驗計劃，如果效果良好，便可以推展至其他屋邨或屋苑。張炳良局長可能覺得這樣很難做，會產生很多問題，又或這些屋邨很多固定地方已有既定用途，如果舉辦天光墟，高局長又會提出小販、黑社會、環境衞生等一大堆問題，但我們是否因為這些雞毛蒜皮的問題而不去做呢？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事實上，購回領展所需的是天價，也是不實際的做法。我們應該採用一些比較實際，而且又便宜的方法來解決領展的問題，而不是一開始便用最昂貴、最愚蠢的方法。所以，任何方案只要是有效益和較購回領展便宜的，我覺得兩位局長也必須考慮。此外，我想藉此機會提出另一個可以考慮用作解決領展壟斷的方法。現時有些新屋邨會興建在舊屋邨附近，又或是在進行重建項目時，新建屋邨的商場鋪位可以容許舊屋邨商戶優先申請遷入，讓他們可以用一個更為合理的價錢，繼續經營街坊生意。

代理主席，雖然我們一直聽到坊間有聲音要求購回領展，但我們要實事求是。現時購回領展等於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股市炒家，這是否可取的做法呢？因此，我覺得應該盡量製造一個有競爭的營商環境，令領展不能坐地起價，也可以為市民提供多一個購物選擇。對於我們提出的建議，政府通常都回應說很困難和無法做到，但我相信這是技術問題，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兩位局長有心為居民提供多一個選擇，並且正視領展壟斷的問題。所以，我希望兩位局長稍後可以有比較正面的回覆，不要一開始便對我們說"不可以"。

代理主席，自上市以來，領展奉行商業運作模式，管理大量屋邨的商業及停車場設施。本來以商業模式運作，有助提升營運效率及改善服務，但如果只顧追求利潤，忘記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即使賺到龐大利潤，結果只會換來一塊"黑心招牌"，企業本身最終都要付出代價。領展現時只顧"賺盡"的營商手法，在國際商業世界中其實早已不合時宜。事實上，商界在數十年前已經普遍認同企業必須負上社會責任，而且賺錢越多，責任越大。簡單來說，商界認同：第一，社會只會尊重取之有道的商業機構，即賺錢要賺得公道；第二，商業機構要適當地回饋社會，才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品牌。國際商業世界早已證明，如果企業罔顧社會責任，無論賺到多少錢，都只會換來一塊"黑心招牌"，不會得到社會的尊重，遲早要付出代價。很不幸，領展選擇走上這條路。政府當年出售公屋商場，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引入專業管理，以改善及提升服務水平。大家都記得當年公屋商場大多數營運效率低、環境欠佳，領展接管後，確實提供了專業管理，效率及環境均大為改善。不過，領展忘記了其優勢其實是基於有龐大的公屋居民支持，但在市場壟斷的情況下，領展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賺到盡"的"怪胎"，完全忘記了其責任，無視居民的需要。所以，我贊同容海恩議員的原議案，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引入制衡領展的措施。有人建議購回領展，我認為不切實際，亦沒有道理。目前領展市值高達1,156億元，較上市的時候已經上升超過4倍，政府要取回決策權，便要購回過半數股權，最少要動用580億元，而且還未計算回購必然會令股價大幅上升，結果反而會令到領展的管理層覺得自己很成功，為領展大幅增值，亦向社會發出錯誤信息，間接鼓勵其他企業仿效，博取政府收購。所以，與其回購，不如動用這些金錢引入健康的競爭，利用市場力量迫使領展走回正確的道路，對社會一定更有益處。正如原議案所說，政府應該在社區設施不足的地方，興建公眾街市，甚至在各區興建大型綜合市政大樓，這些是長遠的解決方法，但我們亦需要一些臨時措施以解決居民目前的困境。臨時墟市是一個好建議，但根據過往的經驗，選址一定要方便居民。如果太偏遠，根本無法吸引居民，最終都會失敗。此外，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提及改劃公屋低層空間，例如地面及平台用作零售用途，我贊成這建議。其實早年的公屋的最低層有大量地鋪，為居民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用品，直至新建的公屋附設商場，地鋪才逐漸消失。事實上，只要善用目前公屋低層的大量空間及管理得宜，一定可以釋放大量零售空間，讓小商戶租用。除了上述建議，我認為可以考慮使用空置學校及其他社區設施，改建為臨時市政大樓，最低兩層可以用作濕貨及乾貨街市，其他樓層可以作閱覽室或康文用途，不但令市民及小商戶得益，更可以活化空置的建築物，一舉數得。除設立臨時墟市外，我認為可以同時考慮適當放寬小販政策，適度發出有年期限制的臨時牌照給一些特定人士，例如失業人士，並且只准許在某些指定地方擺賣，這樣便可以幫助更多弱勢社群。目前領展最為人詬病的是趕走小商戶，以及令街市貨品越來越昂貴，這些建議正好針對目前的情況，填補領展的不足之處，即時為居民帶來方便，亦為領展帶來競爭的壓力，可以促使領展改革。不過，即使這些建議可行，最終亦要政府有決心去做才行，否則只是紙上談兵。政府在地區層面的工作一直穩扎穩打，通常不會作出一些大膽、沒有十足把握的改革，但現在涉及小市民的福祉，我很希望政府能夠下定決心，大膽落實有關建議。

領展違背承諾，令市民相當憤怒，這亦是社會上早已有的共識。至於本會議員，我們今天的發言亦應槍口一致對外，但楊岳橋議員仍採取其一貫作風，在發言中"抽水"。他提到東薈城戲院結業的情況，指周浩鼎議員早前承諾跟進，但跟進的結果就是戲院結業。

因此，民建聯的地區工作十分實在，他"葡萄"我們也沒有意思，他應反求諸己，看看自己有何不足而作出改善，無須在此肆意攻擊別人。此外，鄭松泰議員提到我們在長發街街市罷市事件上所做的一切。民建聯希望協助商戶進行他們的抗爭，同時亦希望可以促進雙方對話。因此，在商戶罷市期間，我曾安排讓商戶和領展有機會對話，雖然雙方最終談判破裂，但我們也是盡心盡力的。我甚至約見了食環署署長，多次要求食環署加快公布現時公眾街市空置檔位的情況，讓有關商戶可以在其他公眾街市中找到新檔位。

第二，領展曾承諾把其物業作長期投資。可是，事實上，領展對於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公共資源，從沒有好好愛惜。這問題在以服務屋邨為主的鄰里商場或社區商場特別顯著。

領展"搞死"商場後，乾脆要錢不要貨，以殺雞取卵的方法開始出售商場，致令市民無法購物。

可是，領展最後竟利用規定中的豁免條款，違背其不出售車位的承諾，以致現時車位業權分散，變得難以管理。新的業主採用新的經營模式，包括取消傷殘人士平時享有的四折優惠，令原本使用車位的人士突然失去車位，一些職業司機失去車位更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在車位問題上，領展也令市民相當不滿。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還以為小市民終於戰勝領展，終於令領展屈服。

近年，車位的價格相當昂貴，而領展的車位亦不斷加價，甚至較同區其他商場的價格昂貴，所以我希望政府除了處理領展的街市和商場問題外，亦要處理車位的問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容海恩議員的議案。

政府賤賣公屋商場予領匯，由2005年11月25日領匯上市至今，差兩天便11周年。十一年前的股價為10.3元，今天的收市價是52.1元。2006年至今，領展的派息款額共246億元，較上市時的集資額還要高。

他每年只出席數次會議，由2009年至今年7月他卸任，他獲饋贈股份數目達23萬股，大部分都是以免費饋贈作為獎勵，現時市值超過1,200萬元。即使他已經卸任，如果他仍持有這些股票，每年所獲得的股息仍可達30多萬元。從領展的發達歷史及董事和基金公司的發達故事可見，他們全都"賺到盤滿缽滿"，反過來看，這些利潤是來自公屋居民和小商戶，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血淚史。根據其年報，領展商鋪的租金每年調整幅度平均是20%以上，現時每平方呎租金平均為53元，較2012年的38元上升接近一半。停車場泊位每月平均租金由2012年的1,200元，增至今年超過2,000元。雖然瘋狂加租令領展和其股東"賺到盤滿缽滿"，但他們仍不知足，所謂怪獸便是有多少吃多少，他們透過分拆出售商場獲取巨大利潤，例如2016年3月至4月出售9個商場，獲利35億元，而承接商場的財團較領展更兇狠地逼迫小商戶，甚至是社會福利機構。其中一個財團是駿昇投資有限公司，由2014年至今年，已收購領展旗下8個商場和停車場，大埔運頭塘邨商場便是其中之一，而剛才已有議員提及，今年3月買入，短短5個月便說要進行大裝修，結果6個商戶，包括文具店、模型店和髮型屋全部收到通知，須提早一年結束、關店，被趕走。據報道，不少被拆售的商場在迫走小商戶後引入大型連鎖店，甚至引入與業主有密切關係的店鋪，令屋邨的商場淪為這些大公司、這些富豪的玩物，將小商戶迫上絕路，而部分收購領展商場的業主更將停車場的泊位拆售，一個商場單是拆售車位便賺取超過1億元，令公屋民居不能夠再租用車位。

三十五億元便可購回9個商場，如果房署花10多億元，便可購回數間壟斷地區的商場。我當然支持很多議員的提議，也就是政府應覓地在領展壟斷的地區增建公眾街市和墟市，但局長一定不會採納這建議，公眾街市已令局長苦惱不已，例如生意不好，又不知如何是好，更被審計署"將軍"。我們認為大方向當然是增加居民的選擇，這亦可以令被領展欺壓的小商戶有一線生機。代理主席，今天的議案是由新民黨的容海恩議員提出，其實這也有點諷刺，因為新民黨也有份造成今天領展壟斷屋邨零售市場的局面。我翻查投票紀錄，2008年12月17日，時值金融海嘯，哀鴻遍野，當時的梁家騮議員看到領匯股價下跌不少，便提出議案要求購回領匯。

四年後，2012年11月21日，梁國雄議員也提出購回領匯的股份，當天的收市價是42.2元，已經是2008年梁家騮提出時的3倍。當時葉劉淑儀議員和田北辰議員均投反對票，時至今日，股價再次上升接近三分之一，讓我再說一次，今天的收市價是52.1元。股價昂貴時，他們說不應回購，但長遠來說，如果再出現10年一遇的股災，我相信政府應該把握時機，在股價下跌時購回領展的股份，防止領展繼續為禍香港，亦希望屆時，尤其是新民黨的議員能痛改前非，不要又以股市不穩定，購回股份後股價仍會下跌為由，阻止政府在合理的價錢下購回領展。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在屯門區長大，就讀的學校亦位於屯門安定邨。該屋邨與友愛邨相連，有很多小店，小店有很重的人情味。我在長大後搬離了屯門區，間中回去探望父母，看到那些店鋪已經面目全非。現時很多連鎖店佔據了商場，物價也很有問題，我也感到昂貴。在一個公屋的地區，有很多長者和基層市民，這樣的物價，他們根本無法承受。可是，我們看到那些商場有時候也有很多區外人光顧，反而本區的人卻減少了。除了令商場內的連鎖店越來越多，小店越來越少外，我們也看到很多我們以往很珍惜的事物，例如大排檔文化等，越來越式微。因為領展的經營策略越來越進取，收取的租金越來越昂貴，規範越來越多，令很多具傳統特色小店的經營越來越艱難。這也是香港本地文化的一環，但這一環正日漸消失。除了商場外，我們看到領展把很多停車場轉售予其他私人企業集團，而這些私人企業集團再把停車場拆售。有時候，領展不拆售停車場，而是把停車場轉為浮動車位。

這是非常荒謬的，也突顯了領展過去一種"賺到盡"的文化。它無時無刻也希望每個車位也泊了車，不斷收取租金。當然，現在如何處理領展的問題，的確是令人束手無策的。民主黨倡議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興建食物環境衞生署的街市，其實也是希望有競爭，希望市場有一種平衡。

其實，政府是否真的有很大的決心和誠意去做呢？我們看不到，反而看到政府似乎對領展引起的民生問題，視若無睹。

我想對政府和社會大眾說，其實領展是我們整個社會一個比較沉重的教訓。今次領展的事件，令整個社會的撕裂越來越嚴重，因為基層市民覺得他們的權益不受保障，在他們生活的環境中的商場看似越來越美觀，但他們的生活卻越來越差，因為物價越來越貴，他們也越來越無法承受。我們要汲取今次的教訓。過往民主黨支持領展上市，我過去也說過，當時的決策是錯誤的，但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盡量補救這個錯誤。

代理主席，我要多謝"長毛"議員替我邀請了多位同事回來聽我發言。

無論是7月在領展股東會外請願、每日捱貴餸菜的天水圍居民，或是今年年初領展拆售大埔運頭塘邨商場後被新業主迫走的小商戶，都肯定對領展恨之入骨。

有報道指今年5月，特首梁振英——即"689"——曾在一個私人場合中表示領展缺乏社會責任。剛才也有多位同事表示，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形容領展是"3座大山"的其中之一。

試問除了一眾領展的股東外，還有誰會對領展的存在感到高興呢？領展自從在2005年上市後便大肆宣傳。

當然，領展亦試圖以很多其他廣告洗擦其負面形象，但是否真的那麼容易做到呢？自從領展上市後，其實在議會內外也曾無奈地要求政府動用大筆公帑，購回領展全數或大部分股份，再利用全資股東或控制性股東的身份來控制領展的董事會。

在上市時，領展的所有資產都是原屬於房屋委員會的商場、街市、商鋪或停車場等。2011年7月，領展以11億7,000萬元收購了南豐集團在將軍澳的南豐廣場，揭開領展收購私營公司資產的序幕。自此，領展不斷展開收購行動，足跡由零售商場擴展至辦公室。

當時甚至經常說，在官僚架構之下，有關管理工作非常不妥當。但是，我要說一句公道話，經過這10多年後，房委會吸納了很多商場管理經驗，例如大家現在去到油塘的"大本型"，根本分辨不到它究竟是房委會還是領展管理的商場。

這證明了一點，就是採用官僚系統來進行商業管理，是否就會行不通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結果引致公眾對政府在管理物業、商場和停車場方面的商業營運元素產生各種不滿，促成將房委會的商場物業出售這個決定。很可惜，出售後，領展的做法正正挪取了政府賤賣資產的所有成果。大家看到，剛才亦有議員提到，領展現在的資產值已經達到1,100億元。過去這10多年，即領匯的10年，它派發的股息達200多億元，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

但是，面對現在這個局面，如果我們輕言購回領展，當然會面對另一個挑戰，就是與其動用1,100億元進行回購，其實這筆錢有沒有其他更好的用途？例如使用1,100億元興建公眾街市的話，說不定可以興建二三十個公眾街市。

但是，有一點是，當領展將物業重新出售的時候，房委會有沒有考慮過為該區居民尋找適切及符合《房屋條例》的商場服務？

出售後，沒有正視現在分拆出售的商場往往影響當區居民的生活，亦令房委會須面對香港法例第283章第41條所訂明的房委會的責任，就是房委會有責任為當區居民提供適切的服務。大家可能會說，這些設施不一定要由房委會提供，這亦是當時終審法院所作的判詞。但是，判詞亦提到要很小心處理此事，因為房委會有法定責任，須為當區居民提供適切的服務，即使這些服務並非直接由房委會提供。但是，如果出現的現象是，領展的做法已經不能夠為當區居民提供服務，房委會便須面對一個很大的責任問題，它有沒有考慮過呢？

所以，我覺得房委會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的。另一方面，當我們要加強競爭的時候，我們當然知道，要興建新街市或增設一些能夠互相競爭的商場，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多些利用現有公共空間，透過類似墟市的方式，令市民有更多選擇，這是不是適切的做法呢？

有沒有更多選項？究竟政府有沒有想過，如何能夠為居民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呢？

如果房委會沒有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房委會在這項工作上有失職之嫌。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夠善用現有空間，為市民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

梁國雄議員，請你脫下面具。

先不要離開，"阿毛"，你以為大聲便有道理嗎？

梁國雄議員，請坐下。

你在此大聲說完全沒有根據的事情，說完一次又一次，我們已經多次向你澄清了，投票紀錄是無法騙人的，豈容你亂說。所以，有些人完全是為了政治需要，便信口開河，在此胡亂指責，"污水"亂噴，梁國雄議員就是這種人。今天工聯會再次告訴大家，工聯會沒有支持領匯上市，這是清清楚楚的。

這便是"屁股指揮腦袋"，是"立場指揮腦袋"。

但是，工聯會不是省油的燈，我們是不會被人污衊的。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我現在發言只是希望再次向社會和香港市民澄清，工聯會從來沒有支持領匯上市。立法會在2005年討論擱置領匯上市的議案時，工聯會3名議員也是投贊成票，即贊成擱置領匯上市。

當然，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方法，但似乎未必可以"遠水救近火"。

當然，我的建議未必經完全充分成熟的考慮。

我即管嘗試將這概念說出來。現時，政府大約佔港鐵公司70%股權，有時可以利用其股權的優勢，令領展採取某些決定。

能否將這項優惠擴大至每個周末及周日？

在深水埗北河街，我曾經品嘗6元一碗的豆腐花，非常超值。

這個構思當然需要再加以思考，但正如現時領展利用龐大的資產，在無綫電視推出一個名為"街市遊樂團"的電視節目，我們又是否可以利用港鐵公司的優勢，推出一些更大的優惠，來制衡另一個"魔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希望當局可以考慮這是否一個可行的方向，或優化這方案。主席，我想提出的第二點，就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我們一定不能夠再失守。

有說法指優惠租金沒有考慮到管理費、保養成本、恆常開支等，政府已經一一澄清，這說法根本完全不合理，因為他們訂定優惠租金時，已曾考慮這些問題。因此，我促請政府繼續警醒地處理這方面的事宜，有任何風吹草動，我們就要像對付那些違反宣誓承諾的同事那樣，應該採取法律行動時，就要馬上這樣做。對付"魔爪"或好像領展這種"大魔頭"，更需要採取法律途徑，如果能夠做到，便一定要爭取時間去做。主席，餘下1分鐘時間，我想把焦點略為放大。

試想一下，一名CEO可以在去年的財政年度獲得年薪3,500萬元，實在是"大魔頭"，而10多名董事共分得7,000多億元薪金，這是怎樣的回報呢？我希望傳媒亦在各方努力，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法在法律上打擊這種情況，但最低限度在道德上，也要譴責這種"魔頭"的首腦繼續伸展魔爪......

主席，本會已多次討論有關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議題，很多議員說的也很實在，我們實應槍口一致對外。現時，領展確實背棄了其上市時的承諾，由於領展壟斷該區的供應，很多小市民被迫購買較貴的商品，很多小商販亦被迫結業，以致我們再無機會在商場看到小本經營的商鋪，這些情況均令很多市民感到痛心。

為甚麼有這麼強大的民意是支持領匯上市？事實上，這決定當時有其社會背景和實際需要，他不能完全漠視當時的情況，而在今天扮英雄。如果他當時能據理說服市民出來反對，或許結果會有所改變。其實"長毛"梁國雄議員每次"抽水"也是這樣說的，對嗎？他不僅反對領匯上市，幾乎政府提出的任何政策他都反對，要不就是缺席投票。因為這做法最容易，凡是出了問題，他便批評是支持的議員、支持的政黨導致。

我希望倡議或支持回購的人清楚考慮。大家也十分明白，當時的民情民意這麼支持領匯上市，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街市的管理十分差。

大家從街市的經營情況便知，這些公眾街市仍有空置檔位，但為何公眾街市沒有變成特色小商店或小本經營者的創業天堂或經營陣地呢？

事實上，在增加供應方面，政府確實需要落力地下工夫，林鄭月娥司長也多次表示，領展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現時是兩座我們需要處理的大山，領展引申的是壟斷問題，要處理壟斷當然是增加供應，但遠水不能救近火，這點剛才已有多名同事提到。如何在短期內增加供應呢？唯有在領展壟斷的區域內，在可行的情況下，增設墟市或小商店，但規劃的進程的確非常緩慢，我希望局長在稍後回應時，可以詳細交代。

我們要求政府分別在將軍澳、小西灣、天水圍和馬鞍山等最少4區加建街市，亦向政府提供了6個可行的選址，要求政府加建街市。我們希望政府在思維上可以拆牆鬆綁，因為只有增加供應，才能解決現時領展壟斷的問題。

主席，對不起，我想根據《議事規則》第383條澄清，因為我剛才發言時有一點被誤解，我想澄清。

便是因為這些議員不斷在民間欺騙市民，告訴我們政府沒有錢，告訴我們領匯上市沒有問題，無論多少專家、多少市民，甚至有婆婆反映不應該賤賣資產，這些建制派議員仍然努力抹黑，並且欺騙市民。今時今日，造成這個惡果，他們不但沒有加以檢討，承認自己的錯失，還一力打壓民主派議員，說別人抹黑他們。真正令這件事這麼黑的，其實是他們自己。這數年來，他們不但沒有修正自己的錯誤，還在民間大力打擊墟市。

無論他們當年如何投票，這幾年來持續打壓民間墟市的，其實便是他們。當民間組織辛辛苦苦地在民間爭取墟市政策的落實，對抗領展，希望小市民有一絲的喘息空間時，便是建制派這些人不斷打壓。他們口說支持，但這數年來，實際上是大力打擊墟市。到了今天，政府有消息傳出似乎會放寬墟市政策，他們便在這裏爭取、動議和支持這些政策的落實，然後說自己成功爭取，這些便是他們的邏輯。別以為他們用一些美麗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行為，便會變得大仁大義，他們其實是不仁不義。他們口口聲聲說領展現時市值超過1,200億元，進行回購不切實際，但這是非常影響小市民生計的東西。我想問，為何我們可以有資源以1,415億元興建機場第三跑道，為何我們有資源興建港珠澳大橋和無用的高鐵，但如此影響民生的領展，我們卻說似乎十分難以實行，所以不進行回購？這便是因為他們不斷愚弄民意，欺騙市民。

不過，我覺得值得修訂的是這些墟市不應該只是假日墟市，而是永久的墟市，因為這些墟市售賣的東西其實跟商戶或大型連鎖集團售賣的不同。這些屋邨的居民是基層，他們需要有更多不同品種的商品讓他們選擇，他們所消費的也是一些十分便宜的東西，即郭偉强議員口中所說不知道是否有人購買的垃圾。說這些話的人完全不知道小市民如何生活。這些商品其實有很多人希望購買。很多公公婆婆說他們真的不願意乘車到遙遠的街市，因為他們行動相當不便，而且他們很希望在居所樓下便有跟朋友聚會的地方，很希望有便宜的商品發售，很希望有一個消閒的地方，墟市正正可以滿足他們這些需要，而多元產品的提供，也可降低領展轄下商鋪的租金，亦可能令回購領展變得更為容易。

主席，今天有5位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不過我只會支持柯創盛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首先，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開首就指出本港零售業總銷售額下跌，而零售商鋪的租金卻持續高企，但不少商界人士對我說，由於市道轉差，商鋪租金已經回落不少。我在之前的發言亦舉出了新界私人零售樓宇租金回落的數據，反映現時商鋪的租金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下調，而並非邵議員所說般持續高企。此外，他要求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研究改劃其轄下部分屋邨及屋苑的低層空間作零售業用途，並以較低的租金租予小商戶。我對此是不認同的，因為有關的安排明顯只照顧零售業，忽略了居民在教育及社福等其他方面的需要。邵議員亦將我建議設立的"臨時墟市"改為"假日墟市"，對於有關的修正，我及新民黨都不能夠認同，因為假日墟市只可以在假日運作，但不少居民希望看到的並不是只在假日才設立的墟市，反而是每天早上及晚上都可以前往閒逛的墟市，好像深水埗、旺角、天水圍、西灣河等多區都有的天光墟。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前往這些墟市閒逛，漸漸就會變成習慣，即使沒有購物，邊閒逛邊與街坊閒聊都會覺得很寫意。

不過，無論是哪種形式的回購或回購的對象是誰，我認為現階段都不可行，亦看不到我們有條件進行回購。所以，對於回購的建議，我是有保留的。事實上，因為很多人投資領展，如果政府真的要進行回購的話，從市場角度來看，肯定會以天價出售，即使真的回購了，亦會繼續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而這些問題一天未解決，一天都不是回購的好時機。所以，回購未必能夠有效解決領展的問題。主席，對於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雖然我最終是會支持的，但我對於他刪除了原議案批評"領展罔顧基層市民的負擔能力及生活需要，導致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的部分，我是不滿意的。然而，考慮到有關的修正案在理念上與我提出的原議案接近，所以我會支持尹議員的修正案。此外，我亦想回應一下柯議員的修正案。原議案建議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我相信柯議員都認同這個方向，所以他在修正案中明確指出了數個領展獨大的地區。據了解，其中天水圍及東涌更是重災區，很值得大家關注。因此，我會支持柯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就領展與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的關係，以及目前它受到地契條文和與房委會制訂的契諾的限制，我在開場發言時已作詳細說明。我亦解釋了為何今天政府購回領展基金單位，以及它旗下的商業或停車場設施，皆不符合公帑運用得宜的原則。無論當年拆售的決定是對或是錯，在今天來說，回購是不可行和不可取的。我在開場發言時亦說明了，房委會與領展所訂立的限制性契諾對領展及其業權繼承人的約束，這包括繼續以優惠的租金出租予指定單位所提名的非牟利機構作社會服務或教育的用途，是不可以再另收管理費或其他費用。我在開場發言時亦指出，如果領展或其後繼的業權人違反任何法規、地契條文或與房委會訂立的契諾，相關政府部門及房委會必定會追究及採取相應行動，包括法律行動。在辯論中，有議員對房委會轄下商業設施的運作提出批評。事實上，公營房屋的居民和一般市民大眾一樣，在日常生活上，需要使用多種公共設施和相關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文娛康樂及商業設施。對這些設施和服務的需求，各地區之間會有差異，而且會隨着時間而改變。政府各專責部門會考慮實際的情況，作出相應的規劃。至於增設公眾街市的建議，稍後會由高局長有所回應。主席，房委會並沒有於2005年把其轄下所有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拆售給領匯，其後亦沒有再拆售相關的設施。目前，房委會仍然管理轄下47個屋邨內的主要商業及零售設施，當中有些設施位於領展轄下的商業設施附近。房委會會因應實際情況，在現有商場合適的位置加設商鋪，增加零售服務。此外，房委會仍然會繼續在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內設置商業設施。自從領展上市後，落成啟用的房委會商場共有14個，分別位於觀塘、牛頭角、啟德發展區、元朗、北區和沙田。連同房委會位於油塘毗鄰領展商場的大型地區商場"大本型"，現時由房委會提供的商業及零售設施總面積達到22萬平方米。在規劃新的公營房屋項目時，房委會會盡量興建最多的住宅單位，為更多居民提供可負擔居所，以達致地盡其用。但是，房委會亦會因應情況，在公共屋邨和屋苑提供社會服務和商業設施，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有議員反對房委會以整體承租方式出租轄下街市，希望可避免營運者使用價高者得的方法投得營運權。我要指出，房委會於其新落成的街市均採取競投的方式，用整體承租的方法出租，即把一份租約批予一個承租商，由它再分租予個別檔戶，並且負責整個街市的管理，這是自1988年以來行之有效的模式。其好處是借助私營機構的專業營運能力和經驗，為居民提供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不過，房委會在評審街市承租商的建議時，會根據其過去經營街市的表現及所競出的租金，以混合計分的方法評分批出租賃合約，並非純粹價高者得。主席，房委會亦會對整體承租商作出監管，包括規範行業類別、提高對檔戶的保障及採納全面的表現評估，以適當地平衡商業營運應有的彈性及居民的購物需要。房委會透過與整體承租商簽訂的租約規定，他們除了向租戶收取租金、冷氣費、差餉及管理費外，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費用；又規定承租商須確保物業以傳統街市的形式經營，並且提供一定比例的食品和雜項的行業。就此，我於今年3月在立法會會議上答覆張超雄議員時已有所闡述。另一方面，房委會會定期視察街市，確保承租商遵守租約規定、維持具質素的管理服務，並且與各持份者建立良好關係。房委會每兩個月對承租商的表現進行評估，在評分過程當中會考慮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承租商能否有效及暢順地管理街市的日常運作，是房委會決定是否與其續約的最重要評估因素。如果承租商的表現未能達標，房屋署會約見及警告他們；如果警告無效，房委會有權在租約到期前終止其合約，並且在指定期間內不再邀請他們競投街市承租合約。過去亦曾有事例，街市承租商因違反與房委會簽訂的租約，當局要發出"遷出通知書"終止他們的租約。議員亦提出在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的公共屋邨內增設商鋪的建議。由於屋邨的地方有限，房委會和房協會不時檢討屋邨情況，善用空間，並在確保居民有足夠公共空間以供流通及休憩的前提下，盡量平衡居民對不同設施的需求，在可行的情況下會考慮增設非住宅設施，為居民提供各類社區、教育、福利及零售設施。至於議員提到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的建議，這當然涉及食物及衞生局負責的相關政策。我想在此強調，房委會會配合食物及衞生局有關設立墟市的政策和運作安排，持開放的態度處理任何來自社區團體或區議會的有關建議。當然，公共屋邨一般人口比較密集，故此，房委會須審慎考慮在屋邨內空地舉辦墟市及其形式對居民和屋邨環境的影響，例如會否破壞環境衞生、阻礙公用通道、滋擾居民或引來無牌小販擺賣等，但我們會充分聆聽屋邨居民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上述房委會對公共屋邨內增設商鋪和假日墟市的立場，其實上屆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也曾在今年5月的會議作詳細討論。